事實上，香港在一些有關金融科技的排名中其實表現不俗。例如，一家諮詢機構編製的金融科技應用度指數指出，香港"活躍於數碼生活"的人士在2015年曾使用金融科技產品及服務的比率，較新加坡高出1倍。二由我擔任主席的金融科技督導小組在2015年4月成立，負責研究推動香港成為金融科技中心所需的措施，並於去年2月發表報告。政府參考了小組的報告後，已聯同各金融監管機構及持份者在規管、支援措施、人才、推廣和資金方面進一步推出不同的措施，包括：a在規管方面，《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全面生效後，獲發牌的13個儲值支付工具持牌人正按其業務計劃積極推出或加強服務。除了各金融監管機構設立的金融科技專用溝通平台外，金融管理局在去年設立的"金融科技監管沙盒"亦讓銀行以先導形式去試行應用新科技，例如生物認證、證券交易和區塊鏈等。可見適度的監管有助推動金融創新。b為支援金融創新，數碼港已於去年推出專屬培育計劃和超過4,300平方米的金融科技專區。培育計劃目前已有13間金融科技初創企業參與，並會在未來4至5年再支援約130間相關企業。

另外，投資推廣署於去年11月公布的調查也顯示，從事金融科技業務的初創公司從2015年年中的86間增至138間。據一家諮詢機構及投資市場數據公司的統計，金融科技公司在2014年1月至2016年9月期間於本港共吸引了近3億7,000萬美元的風險資金投資，差不多是新加坡同期的3倍。政府會繼續落實措施，推動現有金融機構及初創企業應用、投資及研發金融科技，並加強這些企業之間，以及與科研機構的協作，以及留意國際社會和本地的新機遇及挑戰。
主席，政府是金融科技政策的制訂者，業界則是具體落實者。請問政府有何安排，讓政府可與業界無縫對接和合作，切實地在政策中反映業界的意見，令政策更貼地？
多謝陳議員的補充質詢，我完全認同他的看法。金融科技是一項新穎的科技應用，當中牽涉科技與業界的商業運作模式，以及在監管方面的配合。政府要在科研發展方面制訂一套整體政策，以鼓勵科研在香港的生態環境下發展。在這方面，政府及各監管機構一直與業界保持聯繫。

去年，施政報告建議推出科技券計劃，這是一個良好的開始，為中小型企業提供支援，以提升金融科技。

請問政府可否協助打造一個跨境認證公用平台，供中小型證券商和金融機構共用？
主席，多謝張華峰議員的補充質詢。其實，政府完全了解很多業界人士均希望參與金融科技的發展，例如張議員剛才提到的跨境認證，以及網上交易等相關科技，許多中小企和不同的金融機構對此均有很多訴求。我們的看法是，我們希望首先能加強監管機構與金融機構和初創企業之間的溝通。此外，還有我剛才提及的很多措施，包括數碼港的很多設施，以及政府提供的資金，可協助初創企業。

我們知道很多企業也想知道如何參與這些活動，我希望可以吸引及鼓勵更多企業，多些與我剛才提及的不同平台接觸。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亦吸引了多家國際金融及專業服務機構在香港設立金融科技實驗室和培育計劃，足證香港的優勢。但是，特區政府在金融科技發展方面仍然停留於與業界進行科研，以及與相關監管機構共同探討發展方向的階段，而相關監管法例亦一直付之闕如，窒礙發展。即使金融科技督導小組已成立差不多兩年，推動發展的建議亦不多，新法規亦是只聞樓梯響，令發展嚴重落後。

為了提升銀行體系網絡安全的防禦能力，金管局於去年12月推出一項網絡防衞計劃，當中有3條支柱：網絡防衞評估框架、專業培訓計劃及網絡風險資訊共享平台。事實上，這3條支柱已於去年年底全面推出。

金發局一直負責收集業界的意見，並向政府反映，其報告與我們的政策目標一致，很多在報告中提出的建議亦已經落實。

主席，今天這項主體質詢在開始時問及有關金融科技的排名，我認為這些排名如浮雲，結果才更為重要。

儘管局長今天讀出多項政策，甚至過去兩年的施政報告亦提到今年和去年已進行各項工作，但我發覺在人才培訓方面的工作比較少。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b部分中提到一些工作，局長說是培訓人才，但實際上是培育初創企業較多，我想教授也知道兩者是不同的。我的補充質詢是，究竟政府有甚麼計劃，例如透過大學課程、再培訓計劃或資助方式，令香港有足夠的金融科技人才？

政府有何計劃協助培訓新人加入這行業，以及再培訓現有的人才呢？

例如，西鐵和輕鐵作為新界西的對外及區內主要公共交通工具，但其服務嚴重不足，以致乘客在繁忙時段難以登車。在道路方面，自大欖隧道使用費於上月上調後，大量私家車改行不收費的屯門公路，令新界西北多條道路嚴重擠塞。此外，往返新界西北的多條主要幹道已籌劃多年，但至今仍沒有確切的落成日期。

主席，政府非常關注新界西北整體交通情況及居民的交通需要。隨着新界西北進一步發展及人口增加，有必要提升公共交通運載容量及優化道路網絡，並就長遠鐵路及主要幹道規劃方面作策略性研究。2015年7月，我們曾就新界西北的交通需要在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上作專題討論，當時政府提出多項改善和提升措施，包括繼續推展主要道路工程、爭取進行十一號幹線的可行性研究、加強西鐵線服務及繼續推展新鐵路項目等。我現答覆梁志祥議員質詢的各部分，並藉此機會匯報一些最新進展。一西鐵線現時，西鐵線於繁忙時段每小時單向班次約為20班。為配合興建中的沙田至中環線"東西走廊"項目，由2016年1月起，西鐵線列車逐步由7卡增加至8卡。截至2016年年底，共有11列8卡列車投入服務。與2015年增加車卡前比較，繁忙時段每小時可載客量已增加約7.5%。預計所有西鐵線列車可於2018年，即明年內改為8卡，屆時全面提升可載客量約14%。此外，在沙中線工程下，港鐵公司正提升西鐵線的信號系統，為增加班次作準備，並購買新車卡和改裝現有列車。當上述購置和改裝的列車於2019年年中全數投入服務後，西鐵線可提供每小時單向最高約24班次的服務。以此計算，整體可載客量將比2015年增加37%。當然，具體可增加的列車服務，仍須視乎屆時實際運作及乘客需求而定。至於長遠的鐵路發展，我們將配合《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推展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涵蓋大嶼山、新界西北和新界北部等地區所需的運輸基建，以初步敲定有關基建的布局，當中包括興建新界西北─大嶼山─都會區鐵路走廊的需要及初步可行性。稍後我們會向立法會尋求撥款以進行研究。二輕鐵服務港鐵公司一直採取各項措施，盡量提升輕鐵的可載客量，紓緩繁忙時段的擠迫情況，包括加密班次、翻新車廂、加強月台管理、加插短途特別班次，以及增加雙卡車輛。經我們向港鐵公司查證，港鐵公司並沒有於繁忙時段將原有的雙卡輕鐵車輛改為單卡車輛，而是按乘客需求及路面情況，調配額外的單卡車輛行走短途特別班次。由於輕鐵須與其他道路使用者共用部分路面，而目前個別路口的使用率已十分高，因此，輕鐵於早上繁忙時間加車的空間已十分有限。政府正與港鐵公司於《公共交通策略研究》中檢視如何進一步提升輕鐵的可載客量，並研究不同方案的可行性，包括重組部分重疊路線，以及檢視較繁忙路口的設計及交通燈號安排等，研究將於今年年中完成。同時，港鐵公司已批出合約，多購買10部輕鐵車輛，預計由2019年至2023年之間陸續付運，以配合擴充輕鐵的整體可載客量。三道路網絡2011年至2015年期間，儘管曾3次上調收費，但大欖隧道平均每天私家車使用量仍上升約15%，較屯門公路的9%升幅為高；而大欖隧道平均每天所有車輛使用量的升幅約為18%，但屯門公路的整體使用量則沒有上升，使用屯門公路及大欖隧道的車輛總數亦一直大約維持6：4之比。其間，未見因為大欖隧道上調收費而導致大量車輛改行屯門公路。過往數年，路政署進行了一系列道路改善工程，包括已完成的屯門公路市中心段的交通改善工程，以及屯門公路重建及改善工程等。此外，我們現正興建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以連接新界西北、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北大嶼山和香港國際機場，有助進一步疏導交通。就屯門西繞道，路政署過去幾年就走線、出入口及設計等建議多次諮詢持份者。經綜合各方意見及進一步規劃後，路政署於去年下半年向相關區議會及鄉事委員會介紹最新建議走線方案，現正籌備於今年年中左右展開勘測研究及初步設計。我們亦計劃推展十一號幹線以連接新界西北和市區，應付預期更大的交通需求，並同時提升大嶼山和機場島的"對外連接"。我們將於稍後向立法會尋求撥款，以進行可行性研究。
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涉及數方面，但在解決新界西北、屯門和元朗的交通問題方面，似乎卻仍然沒有甚麼進展。特別是在2017年至2018年這兩年間，該區人口增加將會達到近4萬人，輕鐵的乘客量將會由現時的50萬人次繼續增長。

主席，我們完全明白輕鐵服務現時所承受的載客壓力。輕鐵現時每天的載客量接近50萬人次，我亦認同需求正不斷增加。

當然，較長遠的方案，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說，港鐵公司仍在研究當中，我們將會在今年年中完成研究後再向立法會匯報。短期而言，如果可以使用雙卡車輛，當然也會盡量使用，港鐵公司亦同意這樣做。但是，由於輕鐵與其他道路使用者共用路面，在某些個別路口上，如果該路口本身的交通已經相當繁忙，特別是在繁忙時段，使用雙卡車輛也許會造成更多擠塞，例如阻礙後方的車輛，在增加可載客量或提升效率方面未必可以產生正面作用。

所以，在考慮時需要取得整體的平衡，但我們同意需要盡速及全面檢討有關問題。
主席，雖然局長在回答梁志祥議員的質詢時，第一句就提到"政府非常關注新界西北整體交通情況及居民的交通需要"。

局長不斷提到有數個大問題存在，我是同意的，例如西鐵線和輕鐵服務及道路網絡的改善等。可惜，政府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即使能夠解決問題，都只是"遠水不能救近火"。

主席，當然，我們知道無論是輕鐵或西鐵線，在繁忙時段，乘客都很多，我們一直要求港鐵公司監察載客率。新界西北整體的交通，當然不單依靠西鐵線及輕鐵，道路上的專營巴士服務，都是重要的。但是，我們明白西鐵線及輕鐵對疏導交通的重要性。在西鐵線方面，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已交代，由2015年至去年年底，由於一些列車增至8卡，事實上，載客量是增加了。我們亦預計，明年所有列車悉數增至8卡後，載客量其實會再進一步增加。當然，增加的速度亦視乎一些配合措施，可能需要購買新的列車，例如輕鐵車輛，港鐵公司亦會購買新的車卡。我們短期內一定要監察路面的使用情況。剛才梁議員提到一項建議，我亦聽到有其他議員曾問及，輕鐵的服務可否採用架空軌道，甚至有些人提出雙層輕鐵車輛是否可行。這些建議，我們亦會要求港鐵公司在進行輕鐵研究時檢視。不過，我不敢過分提高大家的期望，因為如果談到興建架空軌道，不是"畫公仔"般輕易，工程上的挑戰一定很大，亦要視乎現時輕鐵具體的走向，所以這個仍然是比較長遠的問題。

主席，我的補充答覆就是，我們當然每天都監察新界西北不同交通工具的載客情況。鐵路服務方面，如能夠增加列車，將班次提升，我們會盡量去做；道路交通工具方面，如果有實質需要，我們會與巴士公司商量如何增加班次。
主席，《香港2030+》提到，"香港西部......將成為把香港連接世界及鄰近區域的重要門廊。加上其他策略性發展項目，......香港西部將逐漸形成一條經濟走廊，......有利抓緊珠三角日後帶來的經濟機遇"。我想問局長，政府在規劃新界西北的交通基建時，如何具體考慮上述因素，包括落馬洲、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及未來的各類經濟活動所衍生的人流和物流需要？
主席，剛才盧議員說得很正確，我們考慮交通運輸的時候，不只看日常出行乘客，亦要關注我們的內部經濟、物流活動及貨運活動。籠統來說，新界西北在香港西部，而我們預計西部在香港未來發展將擔當特別重要和關鍵的角色。我們可以看到數項重大交通基建，特別是對外交通基建，都是處於西部，包括機場、貨櫃港，以及將來的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

當然，有這麼多基建項目加入這個藍圖中，是配合《香港2030+》所設想的未來香港整體發展，包括如果將來東大嶼都會的方案真的落實，該區人口會大量增加，經濟活動也會增加。所以，在這個發展範疇中，我們會同時考慮新界西北和大嶼山都會區的整體運輸需要。
主席，我關注到巴士服務也是解決新界西北交通服務不足的一個重要方法，特別是早上繁忙時間，很多市民在元朗大馬路不能上車，而這些投訴在網上常見，甚至區議員都不斷收到有關的投訴。巴士雖然作為輔助性服務，但其服務點到點，總比鐵路有優勝的地方。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會否進一步檢視如何改善元朗大馬路早上巴士未能靠站停車的情況呢？

但是，總的來說，第一，雖然輕鐵和西鐵線的可載客量高一點，不過，我們不會簡單說，所有專營巴士線是輔助的，因為有些專營巴士線對某些區來說，是直接對外連接的重要交通工具。

所以，如果在地區上，有意見認為某些地點特別有問題的話，我們一定會關注。有時候路面的交通問題，例如巴士靠站有困難，或者某些道路在某個路段比較擠塞，可能跟其他車輛的使用有關，這些都要透過運輸署利用交通管理措施來紓緩。

主席，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於上月公布本港入冬以來第4宗人類感染甲型禽流感H7N9的個案。

主席，就陳沛然議員有關防控疫症工作和冬季流感高峰期的質詢，我回應如下。一政府一直以來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防控各種疾病例如季節性流感和禽流感。食物及衞生局負責制訂和監督整體策略，醫院管理局、衞生署、漁農自然護理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則負責推行相關的防控措施。醫管局的冬季服務高峰期一般為每年12月至翌年4月，與季節性流感的活躍期互相重疊。今年的冬季服務高峰期已開始。隨着人口老化，天氣轉冷及流感活躍程度上升，季節性流感對年長病人及長期病患者，特別是有心肺疾病的人士影響尤大。根據過往經驗，在長假期後，這些病人對醫管局的服務，尤其是急症室與內科的需求會增加。另一方面，直至目前，人類感染甲型禽流感H7N9的個案對醫管局的急症室及內科住院服務並未有顯著影響。醫管局實行"早檢測、早通報、早隔離"的防控策略，致力採取適當措施防控禽流感。在醫院化驗室的檢測支援方面，醫管局每年預留約180萬元，以實報實銷的方式補貼醫院化驗室購買用作檢測禽流感的試劑，並會根據周邊地區的情況及本地疑似個案數量作出調整。各聯網化驗室會自行調配人手應付相關的檢測工作，而醫管局亦設立"特別酬金計劃"以應付進行緊急檢測所需的人手安排。此外，為應對禽流感，醫院亦備存足夠30天使用的個人防護裝備。醫管局會監察相關防護裝備的使用情況，並適時補充，以確保資源運用得宜。衞生署的衞生防護中心負責協調和推行有關疾病預防及控制的公共衞生項目，包括疾病監測、疫症爆發處理、健康促進、風險傳達、應急準備及應變策劃、感染控制、化驗服務、專科治療及護理服務，以及培訓與研究。衞生防護中心轄下有6個功能分處，各司其職，同時定期就着傳染病防控工作作出協調及溝通，以支援和推行各項跨專業衞生防護項目。當中工作包括加強監測、港口衞生措施、風險溝通和信息傳遞；與其他衞生當局聯繫；以及宣傳和公眾教育等。在預防及控制禽流感方面，政府已制訂《流感大流行應變計劃》，根據可能影響本港的流感大流行的風險評估和對市民健康的影響，把應變系統劃分為3個應變級別。此計劃已涵蓋由新型流感病毒引起流感大流行時的具體應變措施。預防和控制禽流感屬衞生防護中心防控傳染性疾病整體工作的一部分，衞生防護中心並沒有按疾病或項目劃分的開支分項數字。漁護署在2015-2016年度用於防控禽流感措施的開支為4,950萬元。當中包括監察本地農場、家禽批發市場及寵物鳥售賣點的衞生情況；定期巡查本地農場，以確保健康的家禽供應市場；打擊非法散養家禽；及對在家禽供應鏈的活家禽及環境中，以及野鳥屍體抽取樣本進行禽流感測試等。在同年度，食環署用於有關工作的開支為1,353萬元。當中包括在文錦渡動物檢查站監察及檢驗進口活家禽；視察向本港輸出家禽的內地註冊農場；以及抽取活家禽零售點的環境樣本進行測試。同時，食環署亦會對街市活家禽零售點進行清潔及巡查。二為應對冬季流感高峰期可能出現的持續及大幅度服務需求增長，醫管局早在2016年8月已開展籌備工作，並擬定一系列措施以應付高峰期，其中主要的策略包括加強感染控制措施、管理社區內的服務需求、加強把關減少非必要入院的個案、促進病人早日出院、提高服務能力、重新釐定重點優次服務，以及加強與公眾的溝通。具體而言，為進一步加強服務能力，醫管局在2016-2017年度已增加231張病床及正增聘醫護人手。預計整年醫生、護士及專職醫療人員的人手相對於2015-2016年度分別增長158人、372人及216人。此外，除了新增的200多張病床外，醫管局亦會預留資源於高峰期間加開500張臨時病床。據我所知，這些臨時病床部分已投入服務。在長假期內包括聖誕、農曆新年及復活節期間，醫管局會擴充普通科門診診所服務，合共增加約5,000個的服務名額。醫管局亦計劃在流感高峰期增加服務量，預計額外提供約18,000個服務名額。另外，醫管局亦會增加資深醫生在晚上、周末及公眾假期的巡房次數及相關支援服務的能力，以改善病人流轉，並加強對社區肺炎患者及深切治療部住院病人的病毒檢測服務。醫管局十分重視與公眾保持溝通，所以除舉行新聞發布會讓公眾知悉醫管局如何應付這些服務需求外，更開發了網頁和手機應用程式，提供一站式信息，包括急症室等候時間、私人執業醫生診所目錄等資訊予公眾參考。自2016年12月開始，我們已密切監察各急症醫院的服務數據。

三一般而言，在流感高峰期期間，內科病房住院病床使用率會超越100%，所以，在高峰期內，我們未必能將病床之間的距離維持在3呎的範圍內。因此，如大家前往部分公立醫院的病房，便會發現是頗為擠迫的，這也令同事在工作時比較辛苦。主席，正如第二部分所述，醫管局已於今年冬季流感高峰期期間加強流感病毒檢測服務，為呈現流感病徵的高危病人進行聚合酶連鎖反應流感測試，以加快確診病人是否患有甲型或乙型流感，預計24小時內應有結果。這有助於加快病人的流轉，以及減低病房的擠迫程度。

另一方面，大家也知道，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已指出自下一個財政年度開始，會向醫管局增撥20億元的經常性撥款，以調節醫管局的基線經常性開支。

大家也知道，在過去一段時間，公立醫院在病房、醫院建設及設施方面均無法追上需求。故此，我們才在去年的財政預算案預留2,000億元推行10年的醫院發展計劃，以期增加這方面的空間。在現有的空間限制下，我們當然仍然會盡量令病床與病床之間的距離不會太擠迫。不過，醫院的確面對一個兩難的局面。院方確實希望把病床保持一個比較寬闊的距離，但在新增病床時，便可能令同事要由一間病房，甚至是一幢大樓走到另一幢大樓來照顧新增的病人。就此，我亦理解到院方有時可能寧願將病人集中在一間醫院。不過，我們一定要確保醫院的同事及醫院採取有效的措施，確保即使在相對擠迫的空間內，仍可採取有效的傳染病或感染控制措施。我相信，長遠來說，如果公立醫院的設施空間得以增加，再配合人手增加，這個問題將可逐步獲得解決。

我想問高局長有何計劃及有關時間表，即何時可以達標，確保病床距離不會少於3呎？

我剛才已直接回答了陳議員的質詢，指出現在很多公立醫院，特別是內科病房的確比較擠迫，以致我們根本無法達到每張病床之間有3呎距離，即我們希望維持的距離。

在醫院設施建設及人手兩方面，我們有需要追回過去10多年累積的不足，屆時我們才能符合這個要求。我相信問題並不是我們不想做，不是醫管局不想做，亦不是前線同事不想做，這是大家都希望做到的，但我們的確面對困難。在一個狹窄的空間內有太多病人，同事工作時很辛苦，但在人手不太充裕的情況下，將病人分散也會造成問題。

我相信現在最重要的是，盡量做到維持3呎的病床距離，而即使做不到，我們仍會採取適當的感染控制措施，以期有效控制醫院內交叉感染的情況。
主席，同事剛才關心到病床的問題，我則更加關心醫管局和政府現時在處理急症室輪候時間的情況。民建聯一直要求政府或醫管局加強提供有關急症室內輪候時間的資訊，我們在地區收到很多不同用家反映，指現時當他們到急症室求診時，他們要輪候的時間是極不透明的。

主席，我想詢問局方有關去年以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作試點的一項計劃。

如果要全面評估該手機應用程式的效果，我恐怕要待這一兩個月的高峰期過後，才可有效地作出評估。不過，根據醫管局同事反映，他們看到有初步的成效，對於應否繼續在這基礎上改善手機應用程式及效能，以及擴闊應用層面等，我也同意是可以考慮的。

第一，我相信在此並不適合討論一些特別個案的情況，但不論如何，汲取了去年較多嚴重個案的經驗，特別是兒童嚴重季節性流感的個案後，大家看到我們今年已經改善了快速測試的安排。

至於病房使用率方面，這些是高度透明的資訊，如果任何議員就着有關資訊或統計數字有疑問，我們相當樂意在會後向大家提供資料。

主席，現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各類受助人獲發的標準金額，是依據社會福利署於1996年評定有關類別受助人基本生活所需的一籃子商品及服務的價格作為基數。各類受助人可獲發的綜援金每年按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作出調整。另一方面，行政長官在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把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以配合人口政策延遲退休年齡的方向。

主席，就邵家臻議員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一截至2016年12月底，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有7,505名55至59歲健全成人，佔整體348,431名綜援受助人約2%。自2013年1月1日起，社會福利署委託非政府機構協助推行"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為15至59歲有工作能力的健全綜援受助人，提供就業援助服務。有關非政府機構會因應個別受助人的需要，提供多元化和一站式的就業援助服務，包括協助他們訂立尋找工作計劃，以及為他們提供就業資訊、適切的培訓及就業後支援服務，以提升他們就業機會及協助他們持續就業。自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底，共有76,743人參加就業援助計劃，當中16,133人在參加就業援助計劃後成功就業或重返主流教育，即佔總參加人數的21%。社署沒有備存就業援助計劃參加者成功就業或重返主流教育的人數及年齡的分項數字。

鑒於香港人均壽命延長及鼓勵較年輕長者繼續工作的政策，政府建議把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新政策實施前正領取綜援的60至64歲人士將不受影響，但如果受助人脫離綜援網後重新申領綜援，經修訂的年齡定義則適用於他們。另外，殘疾或健康欠佳的受助人的綜援金額不受新政策影響，即不論他們的年齡亦與長者一樣可領取較健全成人為高的金額。三政府每年會參考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的變動調整綜援的標準項目金額。社署由2011年至2017年，按上述機制把綜援計劃的標準項目金額共上調超過30%。

現時的權數系統以2014-2015年度作基期。若把平均綜援金額與全港最低支出25%非綜援家庭的平均支出相比，前者在大部分住戶組別都較高。在2016-2017年度，綜援的預算經常開支約214億元，佔政府社會福利經常開支約35%或政府整體經常開支約6%。
主席，可能你也知道，本星期一晚上福利事務委員會有9位議員去了探訪露宿者，其中聽得最多的說話是綜援金太少，不敷應用。一千七百三十五元的租金津貼根本連"劏房"也無法租住，現時的綜援金額連他們的生活也完全無法照顧。

綜援住戶支出較25%非綜援住戶支出高，是因為市民太貧窮。綜援受助人亦包括很多長者、體弱及傷殘人士，而不是綜援金額高。為何政府不以最低的50%非綜援住戶作為比較？政府是否要誤導市民，令他們以為綜援住戶的支出較一般市民高呢？
主席，眾所周知，綜援是作為最後的安全網，綜援金額主要是支援認定的基本需要。現在與最低支出的25%相比，其實在大部分的組別都是綜援金額較高。如果談到長者、健康欠佳人士的情況，該標準金額也會相應提高，當中也有一些相應的補助金和特別津貼，真正支援其認可的基本需要。
主席，每年的施政報告發布後，我們都會落區舉行居民大會，聽取市民意見。其實有街坊反映過，整份施政報告基本上也不錯，做到多少便做多少，但唯獨把長者綜援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大家都認為是一項敗筆。

有否就他們的就業前景作詳細的研究才提出這項建議呢？

大家認同的整體方向都是要盡量釋放勞動力，包括中年以上仍有工作能力的人士投身工作。

事實上，眾所周知，香港人越來越長壽，是現時世界上最長壽的地方。以往可能說"七十古來稀"，但現在長者的平均年齡男士達81.2歲，女士則達87.3歲。

局長，你有否補充？
該研究報告只回應勞方......但沒有就資方的工作進行研究......
郭偉强議員，請坐下。局長，你有否補充？
我再次強調，我們當然審視了他們的就業情況和就業市場的情況，的確有大量僱主願意聘請60歲至64歲以上的人士。

主席，他肯定沒有進行過研究，邵家臻議員問他55歲至59歲現時正領取綜援的參與自力更新計劃人士，即協助他們尋找工作的計劃的成功率為何，他也未能回答。主席，我們在較早前的委員會會議中詢問了勞工處處長，勞工處去年整年僅成功介紹了300名60歲至64歲的求職者覓得工作。一年只能成功協助300多人，我們現時有25000多名60歲至64歲的長者在申領綜援。我想問局長，他表示要將退休年齡提升至65歲，以釋放勞動力，他有甚麼把握可協助這25000多名長者找到工作，令他們不需要依賴綜援，他有甚麼把握？

如果我們翻看2016年的資料，私營機構僱主向勞工處提交了134萬個職位空缺，當中對求職人士的學歷不拘的空缺接近38萬個，即佔所有空缺約28%。

正如我剛才所說，無論僱員再培訓局的培訓或勞工處的就業支援服務，我們其實在各方面也加強了工作，剛才已有提及，我不再重複。

當然，我們看到勞動參與率是44.5%，比整體勞動參與率59.2%為低，正因為這樣我們要在就業支援及培訓方面多做工夫。
梁耀忠議員，請發言。
我問他有何計劃、行動及具體方案幫助這群60歲至64歲領取綜援的人士......我問他有何計劃、行動及具體方案幫助這群60歲至64歲領取綜援的人士......

局長，你有否補充？

我們會繼續加強各方面的工作。
主席，我想提醒局長，申請公屋的資格，以及參加長者地區中心、鄰舍中心、日間護理中心、家居照顧服務、安老院、護理安老院等均以60歲為門檻。

我想問局長，為何要5年？大家也知道，物價飆升並非5年才飆升一次，而是每年也飆升，大家也看到每年不斷通脹，5年累積下來，數字一定會很大，即使已作出調整，數字仍是滯後。為何局方一定要規定5年，而不是1年、2年、3年或4年？

其實，調整涉及兩個機制，第一個機制是每年透過社援指數作出調整。事實上，由2011年至今年，數字已上調30%。除此以外，每5年進行調查其實是要配合政府統計處對綜援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結果，我們會特別檢視綜援戶用於不同商品及服務方面的支出比重有何不同，然後調整比重，這樣更能真實反映他們現今用在哪方面的支出可能較多的權數，然後加進去作出調整，所以是兩項機制，當中每年亦會作出調整。

事實上，由於現時統計處就綜援住戶開支統計的調查是每5年進行一次，所以我們也是跟隨該機制進行而已。
政府法案：首讀。
《道歉條例草案》《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

政府法案：二讀。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道歉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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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修訂《印花稅條例》，就住宅物業交易引入新的從價印花稅稅率，稅率劃一為15%，以取代《印花稅條例》下現有的從價印花稅第1標準稅率，即一般稱為"雙倍從價印花稅"的稅率。但是，非住宅物業交易將不受建議的新劃一稅率所影響，而是會繼續按現行的雙倍從價印花稅稅率繳付印花稅。近年，由於房屋供求失衡，加上超低利率和資金充裕的本地和外圍環境，導致香港物業價格持續上升，偏離經濟基調，也令泡沫風險高企。上屆政府在2010年推出額外印花稅，以應對短期炒賣。本屆政府上任後，制訂《長遠房屋策略》，以"供應主導"為本，致力開拓和增加房屋用地。同時，為了應對物業市場過熱的情況，政府實施多輪需求管理措施，以優先照顧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置居自用需求，接連於2012年10月推出買家印花稅和加強額外印花稅，以及在2013年2月推出雙倍從價印花稅，進一步打擊短期投機活動、遏抑外來需求和減低投資需求，以穩定物業市場。這些措施都取得一定成效。在打擊短期投機活動及遏抑外來需求方面，效果尤為顯著。去年第四季，短期轉售，包括確認人交易和在24個月內轉售的成交宗數只佔住宅物業交易總數的0.4%，遠低於2010年1月至11月，即推出額外印花稅前的數字，即平均每月約佔總成交20%。同時，去年第四季涉及非本地個人和非本地公司買家的成交只佔住宅物業交易總數的2.1%，亦低於2012年1月至10月，即推出買家印花稅前的數字，即平均每月約佔總數的4.5%。本地住宅物業市場在經歷2015年年底至2016年，即去年年初的短暫冷卻後，在供求情況仍然偏緊及美國一再延遲加息的情況下，自去年4月起明顯反彈。住宅物業市場，尤其是中小型單位市場，在去年第三季重現亢奮現象，價量齊升，而且升勢逐步加劇。在去年3月至10月之間，整體樓價累積反彈了12.1%，9月和10月的按月升幅更加分別是3.1%和2.7%；9月的住宅物業成交宗數達7,800宗，是自2012年10月以來的新高。此外，投資需求重拾升軌，令供求失衡的情況加劇。涉及雙倍從價印花稅的住宅物業交易宗數，在去年8月和9月均按月急增五成，在9月更加升至2,600宗的紀錄新高，佔住宅物業交易總數近三成。這些數據均顯示樓市正再次偏離經濟基調；去年第三季，市民的置業負擔比率為59%，遠高於過去20年的平均數46%。因此，政府不能對樓市價格的螺旋式上升視若無睹。而且，樓市不會只升不降，如果政府不及時採取果斷措施穩定樓市，任由泡沫風險進一步加劇，則最終的調整會帶來非常沉重的代價，危害本港整體宏觀經濟及金融體系穩定。

相對現行累進性的雙倍從價印花稅稅率，劃一為15%的新稅率自然對價格較低的住宅物業交易影響較大，但這亦符合我們特意應對中小型單位市場去年趨向熾熱情況的政策目標。主席，我們堅持的政策取向是在當前住宅物業市場供求失衡下，優先滿足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置居自用需要。因此，新措施仍沿用現行雙倍從價印花稅機制下有關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豁免安排，不作任何改變：如果買家是代表自己行事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而在取得相關住宅物業時不是任何其他香港住宅物業的實益擁有人，有關交易可繼續按較低的第2標準稅率，亦即引進雙倍從價印花稅前的稅率繳交從價印花稅，不受15%新稅率的影響。我們亦建議維持現行雙倍從價印花稅機制下，為香港永久性居民轉換其唯一住宅物業而設的退稅機制，以方便以"先買後賣"方式換樓的人士，在完成賣樓後可取回15%新稅率與較低的基本從價印花稅稅率，即第2標準稅率之間的稅款差額。鑒於樓市對價格變動非常敏感，所以建議的新15%劃一稅率須於公布後立即生效，以確保沒有任何人士可在新措施公布後，而相關修訂條例尚待通過及刊憲的期間從中取利。因此，《條例草案》建議新措施由2016年11月5日，即公布新措施翌日起生效。稅務局會記錄自2016年11月5日至相關修訂條例獲通過並刊憲這段期間的所有住宅物業交易，並於修訂條例刊憲後發出通知書，提醒有關人士繳納少付的從價印花稅稅款。主席，我們在擬備《條例草案》時，已考慮社會各界所表達的意見，包括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於2016年12月5日會議上提出的看法、市民對過分熾熱的樓市的關注，以及大眾的意見，他們認為有需要優先照顧目前並未擁有任何本地住宅物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買家的置居需要。整體而言，新措施獲得社會上普遍支持。在政府公布新措施後，樓市氣氛已有所冷卻。去年12月的整體樓價指數，主要反映11月的市況，與11月的相比，按月只微升0.07%，遠遠低於推出新措施前9月、10月約3%的按月升幅。在成交量方面，今年1月的住宅物業成交宗數較去年11月約6,740宗顯著下跌51%，只有3,286宗。此外，根據稅務局的數據，今年1月須按雙倍或新15%稅率繳交從價印花稅的住宅物業交易宗數為406宗，較去年11月約2,360宗下跌超過八成。在住宅物業交易中，涉及已持有1個或以上本地住宅物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買家個案，由去年11月約1,800多宗下跌至今年1月的180宗，大幅減少九成。而在今年1月涉及香港永久性居民買家的住宅物業交易中，九成半個案的買家在取得有關住宅物業時並沒有擁有任何其他香港住宅物業。從上述數據可見，新措施有效減少投資需求。然而，住宅物業市場穩定下來不等於樓價會即時或在短期內大幅下調，按過去經驗，市場通常會呈觀望狀態。市場走勢仍視乎未來供應量增加及其他多方面外圍和本地因素的變化，包括環球和本地經濟前景、美國利率正常化的步伐、國際流動資金情況等。政府會繼續保持警覺，密切監察樓市動向和不斷變化的外圍形勢。主席，我希望強調，需求管理措施絕非捨本逐末之舉，而是在當前供求失衡、全球低利率及資金充裕的非常情況下，應對樓市過分熾熱的針對性措施。今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香港所發表的報告，當中亦對特區政府應對熾熱的物業市場的措施，包括最近的15%從價印花稅稅率，予以肯定。政府已多次表明，要從根本長遠解決供求失衡的問題，必須持續大幅增加房屋供應。為此，政府採取"供應主導"策略，致力透過各種短、中、長期措施增加公、私營房屋土地供應。事實上，透過政府持續的努力，私人住宅的中期供應量正在穩步增加。根據去年12月底的最新推算，未來3至4年一手私人住宅物業市場的供應量達94,000個單位，是自2004年9月起政府按季度公布相關統計資料數字以來的新高。政府會繼續尋找及推出房屋用地，確保長期有充足和穩定的土地供應，回應市民自置居所的需求，確保樓市健康平穩發展。主席，我希望立法會能盡快審議及通過《條例草案》。如果立法會成立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我們會盡力配合法案委員會的工作。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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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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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小組委員會舉行了1次會議，審議兩項附屬法例。《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中有俗稱"專工專責"的規定，禁止沒有註冊的建造業工人進行涉及指定工種分項所需技能的建造工作。該兩項附屬法例旨在訂定豁免條文，令若干工作及人士不受"專工專責"的條文規管，以及加入3個"專工專責"的工種分項。委員就新的工種分項技能定義，以及"專工專責"規定的豁免條文等事宜曾作詳細討論。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建造業議會在適當時候可發出指引，以加深業界對新工種分項所涉技能的了解。至於《建造業工人註冊規例》中的豁免條文，政府當局表示，在上述兩項附屬法例生效後，當局會不時檢討相關的實施情況，在適當時會建議修訂上述兩項附屬法例。有委員關注法例就價值低的建造工作遵守"專工專責"規定所列明的豁免限額。就此，政府當局表示，如果需要檢討該限額，當局將以建造業議會作為諮詢業界持份者的主要平台。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該在相關法例訂明，在上述兩項附屬法例生效後，就新法例規定的實施情況進行檢討的時間表，以審視業界適應有關規定的進展，以及探討是否有進一步的改善空間。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經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實施禁止條文的規定，包括"專工專責"規定，以便業界逐步適應有關轉變。在擬議附屬法例生效後，政府當局會聯同建造業議會不時檢討新規定的實施情況，以及聽取相關業界持份者的意見，以計劃未來的路向。因此，政府當局認為無須在附屬法例訂明檢討時間表。小組委員會對於該兩項附屬法例並無異議，因此不會提出任何修訂。代理主席，以下是我個人對於上述兩項附屬法例的意見。代理主席，在座很多同事也並非上述小組委員會的委員，有些同事在本屆才開始參與議會工作。所以，我認為有需要扼要回顧相關主體法例及其修訂情況，讓大家可以了解上述兩項附屬法例的來龍去脈。

有關註冊制度在2005年12月29日生效，為了讓持份者逐步適應，其規管條文分階段實施，第一階段的禁止條文由2007年9月起實施，禁止沒有註冊的建造業工人在建造工地工作。隨後，當局進一步優化註冊安排，在2013年1月1日，在建造業議會轄下成立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負責管理註冊制度。為實施餘下階段的禁止條文，政府當局在2014年4月把《2014年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該《條例草案》旨在把註冊準則由工種改為更為精細的工種分項，並且為資深建造業工人的註冊作出安排，以及分期實施建造業"專工專責"的條文，訂明工人除非已就相關工種分項進行註冊，或在一名相關工種分項註冊技工的指示及督導下進行工作，否則會被禁止進行涉及指定工種分項所需技能的建造工作，並且預先訂明"專工專責"條文的生效日期為法例生效後兩年。本會在上屆就《條例草案》成立了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並由我擔任主席。該《條例草案》在2014年12月18日於本會大會恢復二讀辯論，並獲大會通過成為法例，並且由2015年4月1日起生效。因此，作為第二階段禁止條文的"專工專責"規定，將會在今年4月1日生效。同時，該《條例草案》在《條例》中加入第63A條，授權發展局局長制定規例，以豁免指明建造工作及人士受"專工專責"條文規管，以及按需要增設新的工種分項。在這背景下，經過與業界持份者詳細商議並取得共識，政府當局在2016年12月9日把《豁免規例》及《修訂公告》這兩項附屬法例刊登憲報，並在同年12月14日提交立法會，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以上兩種豁免只適用於涉及《豁免規例》附表1所載的47個指定工種分項的技能工作。

代理主席，上述兩項附屬法例有助於《條例》下"專工專責"規定的順利實施，這些表面看來只是技術層面的法例修訂，其實對於提升建造業的整體質素、提升職業安全健康水平，以及促進業界的可持續發展均大有裨益。根據建造業議會的統計資料，截至去年12月31日，有效註冊建造業工人人數達到425,408人，但令業界人士憂慮的是，建造業正面臨青黃不接的困境，從業者有一半平均年齡已經達到50歲以上，不同工種也出現供求失衡的情況。由於業內工人老化及技術工人不足，加上工業安全和環境管理的要求提升，本港建造工程的人力效率下跌，同一個項目，現時需要的人手較10年前增加六成至接近1倍，人力供應更為缺乏。長遠而言，業界需要創新技術以提升生產力，也需要培養一支人手充足的專業技術工人隊伍。據現行的建造業工人註冊制度，建造業工人在通過相關技能測試之後，按其單元技能在指定工種分項註冊，成為熟練技工，以配合"專工專責"制度的推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科工種分項的設立，可以讓已經取得一個組別內各個相關技能註冊的工人，成為該組別的全科技工，以鼓勵工人發展多元技能。對於那些願意投身本身行業作長遠發展的技術工人而言，無疑提供了良好的技能發展階梯，令個人的專業前景更為清晰，有助於挽留技術人才和吸引新人入行。

政府當局一方面透過相關法例的修訂，為建造業界訂立明確目標，讓業界作好準備，另一方面，又分階段實施有關的禁止規定，使持份者得以逐步適應。此外，關於"專工專責"規定，豁免條文的訂立和工種分項的指定和增加等，也是政府當局和不同持份者，包括工會、商會和建造業議會等業界專業團體反覆商議、尋求共識、形成修訂條文。上述兩項附屬法例的順利推出，也反映出《條例》所訂立的現行機制有效運作。這些成果無疑為類似的行業規管條例修訂以至其他政府修訂法案的落實，提供了一個值得參考的範例。值得肯定的是，建造業議會自成立以來，不但已接手前建造業訓練局有關建造業培訓及技能/工藝測試的職責，而且成為當局諮詢業界持份者的主要平台，在上述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據了解，該議會自2015年1月起推出一個全面的宣傳及推廣計劃，以配合今年4月1日實施《條例》下"專工專責"的規定。為了順利落實上述兩項附屬法例的規定，他們將推出一系列活動，包括發出相關指引，推出智能手機應用程式以發放相關資訊；在建造工地推廣規管重點；以及為業界持份者舉行簡報會等。代理主席，儘管我與業界朋友一樣，認同無須在附屬法例中訂明檢討時間表，但在擬議附屬法例生效後，政府當局理應利用《條例》訂下的現行機制和業界溝通，持續檢討新規定的實施情況，聽取業界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以便規劃未來的路向，並使相關法例的修訂與時俱進。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議員已發言完畢。我現在請發展局局長發言。在局長發言後，辯論即告結束。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有意就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我現在請謝偉俊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代理主席，本人謹以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通過議程所載的擬議決議案，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以落實立法會會議上鳴響點名表決鐘的臨時安排。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謝偉俊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謝偉俊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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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有3位議員要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3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梁耀忠議員、胡志偉議員及梁繼昌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記得去年有一宗關於財務中介公司不良行為的新聞，當時亦頗為轟動。報道指有一名婦人欠下銀行18萬元的債務，在中介公司的幫助下——我暫且稱之為幫助——她以為可以獲得低息貸款，結果便不斷要"數冚數"地還款。

最後怎樣呢？最後是原來借貸的420萬元，她只是收到104元。我重複，是104元，不是104萬元。這種荒謬離譜的情況，相信大家也知道並非單一例子。我相信在每個月、每個星期，甚至每天都在香港社會上發生。在我過去接獲市民的求助個案當中，為數不少都涉及放債人和中介公司的不良行為。面對中介公司日益猖獗的不良行為，現行的政策和法例欠缺對中介公司的直接監管。目前，這方面主要的監管法例是《放債人條例》。顧名思義，《放債人條例》主要是監管放債人，而非中介公司。我相信當初制定《放債人條例》時並未有充分考慮到中介公司所帶來的問題。不過，隨着近年不斷發生中介公司以不良手法經營的事件，我知道政府也曾推出一些新措施，但針對的對象依然離不開放債人，例如要求放債人在批出任何貸款時必須確定借款人有否委任中介公司，亦要求放債人確保委任的中介公司不會向借款人收取任何費用。審查中介公司的責任反而落在放債人身上，政府始終沒有完善及直接監管中介公司，根本的問題並未得到解決，而事實上問題至今仍然存在。這問題其實可以分兩方面來看。第一，放債人究竟有否能力確保中介公司不會作出違規的行為呢？第二，放債人申領牌照時，門檻並不太高，如果要依賴放債人監管，能否有效打擊放債人和中介公司合謀的違法行為呢？

因此，我認為政府有必要推行更多直接措施監管中介公司，包括麥美娟議員在原議案中提及的設立財務中介牌照制度、設立監管機構、擴大現行《放債人條例》的監管範圍等。不過，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政府必須承擔更多監管中介公司的責任。長遠而言，如果財務中介這行業持續發展下去，政府應該研究另行立法規管中介公司。

考慮到這些情況，我認同原議案的建議，政府應該推動行業專業發展，以提高從業員的操守。至於具體的做法，我認為首先要設立行業從業員登記制度，因為在登記後，一來能讓市民查詢是否有人假冒，二來亦有助政府監察行業從業員的操守，以便執法。另一方面，我也看到海關和警方近年確實有打擊不良中介公司，但打擊的大多是大規模的詐騙集團，對於個別的不良銷售手段則無法處理。

即使他們報警求助，警方仍然以私人商業糾紛為由阻止他們或不受理。剛才麥美娟議員說現時警方也做了不少的工作和提供幫助，甚至亦有專責的人員負責處理這類糾紛。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警務人員的做法，因為不少市民都覺得當出現問題時，便一定要報警處理，故警方不能一律以這些屬私人問題為由而要求求助人自行解決，而是應先受理這些個案，然後進行深入調查，除非有明顯及具體的拒絕理由，否則便應該審慎處理才對。代理主席，另一個問題是現時部分放債人濫發貸款，遠遠超出借款人的還款能力。直到借款人無力還款時，便不斷收取利息，甚至教借款人"數冚數"，結果令借款人還一輩子也還不完，因而衍生更多問題。據我所知，現時銀行和大型財務機構都會按照借款人的還款能力批出貸款，但一些小型機構則不會這樣做。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在這方面多加規管，嚴格規管所有放債人必須對借款人的還款能力作出評估後才決定放債金額，以杜絕濫發貸款的問題。簡而言之，對於放貸行為，特別是中介公司，政府必須採取更主動和積極的態度，制定適用於中介公司的法例，同時大力加強執法，以免有更多市民受害。

代理主席，現時《放債人條例》第24條列明，放債人可以最高60%的年息貸出款項。所以，《放債人條例》其實變相為財務公司創造了一個高回報的環境，因為只要借款人擁有物業或其他資產，財務公司便有極大誘因向還款能力成疑的借款人貸出款項；借款人如未能還款，財務公司便可以名正言順地拍賣借款人的物業，收回6分息的保證利潤。我們在過去數年曾接獲多宗類似個案，其中一宗個案，事主原本只欠銀行數萬元卡數，某天他收到財務中介的電話，表示可以低息借錢讓他償還卡數，最後事主付出了高昂的顧問費，向一間著名的財務公司借貸，最後真的清還了卡數，卻欠下財務公司數十萬元，最終無法還款，被迫賣樓還債。我明白高利率，即高風險、高回報，是商業社會中經常存在的情景。除了上述存心欺騙的個案外，部分市民向財務公司借貸，其實是因為他們無法在正常的銀行體系下借貸，所以才付出較高利息向財務公司借貸。可是，大家看到現時財務公司的做法。法例的客觀效果，就是中介人可以完全以合法手段經營，財務公司亦可以完全合法地鼓勵市民無須理會風險，向他們借貸，最後有機會令市民傾家蕩產。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是否根本不應該讓這種情況發生呢？在條例未有修改的情況下，現時很多廣告也把借錢說成是很容易的事，廣告當中更會寫明"借錢易到極"、"無須物業抵押"、"財務公司可以幫到你"。大家看到，近年財務公司的數目由2010年不足800間，上升至現時接近2,000間，可知財務公司不愁沒有生意。不過，監管工作卻完全追不上公司數目的增長。政府表示，在去年12月收緊牌照條款後，可以有效落實條例中放債人不得向借款人另行收費的規定。條款修訂後，所有放款人在貸出款項時，均須確定市民沒有經任何中介公司借款，或該中介公司已經接受放款人的委託。這種做法其實把監管財務中介的責任置於放債人身上。在過往眾多個案中，市民其實不知道自己簽了甚麼文件，財務中介和財務公司如果想使詐隱瞞財務中介有否違規，其實並非難事。事實上，議會以至業界一直也懷疑這措施的成效，例如坊間不時有報道指出，在收緊放債人牌照條件後，有些中介人以現金收取手續費以逃避警方追查。再者，對於中介濫收顧問費但最終申請人未能成功借貸，或中介存心欺騙顧問費而突然失蹤的個案，收緊發牌條件根本無法應對問題。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全面檢討有關條例。民主黨一直認為，現時由警務處負責執行條例，情況並不理想，由特定機構負責監管，才是較理想的做法。事實上，警方有眾多職務在身，很多時候也不會把執行《放債人條例》的相關具體細節放在心上，訂為要優先處理的工作。

這種廣告宣傳明顯令很多市民大眾落入了高風險的借貸過程而不自知。最後，在我的修正案中，我提出了冷靜期的處理安排，希望市民在借貸前可以再想一想。如果政府在條例中就小額貸款清楚訂明類似機制，我相信在保障消費者之餘，並不會影響真正的緊急商業運作。

所以，我認為政府有責任就《放債人條例》進行全面檢討，以及通過這過程，令消費者受到保障。

代理主席，多謝麥美娟議員提出議案及梁耀忠議員和胡志偉議員提出修正案。近年的確有很多以不良手法經營的財務中介公司，利用欺詐的手法，誘騙市民向財務公司或放債人借貸，從中收取高昂費用。他們往往自稱或訛稱自己是專業人士，例如自稱為會計事務所，令人誤會他們真的是提供專業服務的專業會計師，甚至是律師，以為客戶提供財務評估服務為名，收取高昂的手續費為實。在一些個案中，我們看到有些似是而非的自創專業用語，例如可以為顧客提供"債務紓緩"、"微型破產"或"小破產"等服務，這些似是而非的專業用語真的令到我們一頭霧水。推出這樣的服務，令到一些信貸紀錄較差的朋友，誤以為這些中介公司真的可以幫助他們解決財務問題。香港法例第163章《放債人條例》在1980年訂立，主要目的是規管放債業務，亦是唯一規管放債業務的法例。截至2016年12月31日，香港現時共有1,848個放債人牌照。《條例》用以監管財務機構以外，所有經營向他人提供貸款的業務的公司或機構。《條例》最主要的條款，是規定放債人必須領取牌照及繼續承擔責任，而另一項重要的條款就是第24條，禁止以超過年息60%——代理主席，是60%——的實際利率借出款項，以打擊高利貸和不良放債業務。然而，縱使放債人受到規管，但中介公司卻不受《條例》規管，造成了一個"無皇管"的情況。自2016年12月1日起，政府實施了更嚴格的放債人牌照條款。在新規定之下，財務公司或放債人只能向自己委託的中介公司所介紹的貸款人貸款，否則不能批出任何涉及中介公司的貸款。如果中介公司要向借款人收費，財務公司亦不能批出貸款，即是中介公司的收費必須從放債人或財務公司獲取，而不能夠在借款人身上獲取。新規定亦同時要求放債人刊登任何廣告時都需要加上"風險提示"的字句。透過收緊放債人牌照，其實並不能夠改良中介公司的所有問題，這些實屬一些短期的紓緩措施。

我提供一些數據或統計數字，截至2016年9月，香港海關共接獲211宗有關財務中介公司的投訴，當中167宗涉及虛假商品說明、27宗涉及誤導性遺漏、14宗涉及具威嚇性的營業行業，另外3宗涉及不當地接受付款。現在說的是接獲的投訴已有200多宗，情況是非常嚴重的。現時《條例》的執法機構是警務處，而在警務處負責執法的監管模式下，警方只會在收到舉報或投訴個案時才會處理。正如胡志偉議員剛才所說，警方的人手已經非常短拙，亦承受很大的工作壓力，還怎會有時間或資源及早處理投訴個案呢？未能及早控制風險，預防問題發生，就導致不論是放債人或中介公司作出的一些違法行為。

問題是，如果要規管中介公司，其實不用勞師動眾多訂立一條新的法例，可以在《條例》裏再訂明何謂中介公司及甚麼人才可以成為中介公司，這當然包括操守上的一些指引，包括他是否一個fit and proper person等，這項工作可以透過在《條例》裏加上另一部分來做到。但是，代理主席，我想大家想一想，長遠而言，這個社會究竟是否需要這些所謂中介公司？如果一位人士的財務健全，但暫時需要一些借貸，為何他不到銀行或財務公司借錢呢？

"沒有收入都可以借錢，這是怎麼樣的世界呢？長遠而言，中介公司是否應該繼續存在呢？現在我們說的不是售賣一些很複雜的保險或投資產品，而需要中介人解釋，現在說的只是借錢、還錢，為何財務公司及銀行本身不可以做好這件事情呢？如果根據原議案的建議，另設監管機構監管中介業務，我覺得長遠來說，不單浪費了政府的資源，亦只會把中介公司的存在合理化。

我並非覺得金管局是一個適合的機構，亦有其他機構可以做到。我希望政府探討一下，而無須設立一個新的監管機構。長遠而言，市民想借貸究竟可以怎樣做呢？另一個發展方向，是應該利用現有的市場機制，透過推動金融業務多元化發展，促進良性競爭，提高整個借貸行業的多元性。尤其是隨着金融科技發展，區塊鏈技術被廣泛應用，一個人借貸、做財務評估，使用電腦可能30秒就已經做到，亦可能不足1分鐘後，那筆款項已經存入借貸人的帳戶，這是我希望香港在5年、10年後可以做到的模式，而不再需要使用中介公司，這亦是香港應該發展的方向。當然，我們知道電腦或金融科技技術有待發展，亦有一些所謂網上交易風險，這些是政府需要考慮的。代理主席，但長遠的發展方向是我們的確不需要中介公司。我謹此發言。

代理主席，我多謝麥美娟議員提出議案，以及梁耀忠議員、胡志偉議員和梁繼昌議員提出修正案。

現今社會資訊發達，市民或企業可以直接向金融機構貸款，無須通過第三方申請，減省手續費之餘，亦可降低被不良分子以財務中介之名濫收費用或欺騙款項的風險。隨着近年政府推動金融科技，已有放債人採用流動技術及大數據處理貸款申請，令直接向放債人借貸更方便。去年，我們在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及其他不同場合，都討論過有借款人因為被遊說透過第三方轉介向放債人借貸，而讓自稱中介的騙徒以不同名目收取高昂費用，甚或編造不同藉口扣起借款人的貸款後潛逃。為此，政府在去年落實了四大應對措施，即加強執法、加強公眾教育、加強為市民提供的諮詢服務，以及施加更嚴格的放債人牌照條件。a加強執法首先，警方過去兩年採取了多次大型執法行動。部分案件已被落案控告"串謀詐騙"，並已排期於法院審理。b公眾教育為了提醒公眾注意不良中介的詐騙手法，我們在去年4月至11月推行了第一輪公眾教育活動，包括播出政府宣傳短片及聲帶、張貼海報和派發資料小冊子。c加強為公眾提供的諮詢服務此外，社會福利署去年起推行先導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設立電話熱線，令受財務問題困擾的市民可以及時得到情緒支援和其他援助渠道的資訊。d更嚴格的放債人牌照條件因應中介濫收費用這個核心問題，個別立法會議員提出檢討及修訂《放債人條例》。

雖然有意見認為中介濫收費用的問題可能反映執法不力或現行法例未盡完善，但經與執法部門研究後，我們認為法例已清楚將收取費用列為刑事罪行，應該集中處理執法面對舉證困難的問題。因此，新的規管措施的首要目的應是確立中介不能向借款人收費的規定。我們經諮詢放債人後，向牌照法庭提出施加額外放債人牌照條件。牌照法庭亦已按程序，就所有放債人牌照施加了額外牌照條件，並已於2016年12月1日生效。自該日起，任何向放債人借款的市民或企業應謹記，絕對不應向任何中介就涉及其貸款申請的事宜付出任何費用。額外牌照條件要求放債人在處理涉及中介的貸款申請時必須做好盡職審查，只能在已符合有關的額外條件後，才能向借款人批出貸款。如果貸款申請涉及中介，該中介不可向借貸人收取任何費用，並必須獲放債人委任和載列於放債人登記冊。市民在使用中介服務前，應在公司註冊處的網站查閱登記冊，核實中介的身份。

未來計劃新的規管措施是按現有的良好法例基礎制訂，可有效打擊不良中介及其與放債人共謀詐騙借款人收取高昂費用的問題，有助公眾及合法經營的放債人防範騙徒，以及協助警方更有效作出舉證。新的規管措施至今雖只實施約兩個多月，但市場反應正面，放債人的廣告也加入了風險提示字句。雖然有議員在議案中引用一些個案或投訴數字，但根據過往經驗，牽涉不良中介案件的人士通常會於案發後數個月甚至一年後才作出舉報。因此，那些數字只是反映新措施落實前的情況。我們會留意新措施的落實情況，並與警方、非政府團體和放債人業界組織等保持緊密溝通，了解不良中介的手法有否轉變。我們會在額外牌照條件實施6個月後檢討其成效，並會根據檢討結果，考慮是否有需要推行更多改善措施。代理主席，我會在總結發言時就議員的意見和各項相關議題再作整體回應。

代理主席，政府於去年推出就放債人牌照施加更嚴格的牌照條件的措施，警方亦曾突擊搜查多家財務及中介公司，並拘捕一些違規人士。不過，騙徒手法實在層出不窮，現行措施根本未能有效打擊這些不法行為，所以我認同要加強規管放債人及中介公司。代理主席，過往有不少市民向我們反映，懷疑有中介公司以欺詐手法，誘騙市民向銀行或財務公司借貸，從中收取高昂手續費謀取暴利。市民不但借不到錢，更要負上一身債。除此之外，一些合約更要寫上家人或朋友的資料，欠債人無力償還時，連累這些被點名的朋友和家人受到滋擾，使他們十分無助。這些中介公司的手法極其惡劣，用盡各種手段慫恿市民簽約，其中往往包括一些條款，令市民即使在日後發現受騙，中介公司亦會以白紙黑字為由，拒絕承擔責任。事實上，過去我們亦曾聽過，坊間有不少中介公司往往標榜其借貸手續方便、超低息，又聲稱無須任何證明文件或審查，由於借貸方便，市民可能因而被吸引，在未了解清楚貸款的各項要求或自己還款能力的情況下，便透過這些中介公司申請貸款，最後導致債台高築，根本無力清還欠款，有時更要押上自己的房產。這時，中介公司及放債人會不斷滋擾及恐嚇事主，追收所謂手續費，亦有當事人因害怕連累家人而被迫就範。代理主席，這些苦主都是一般小市民，他們未必知道有甚麼渠道尋求協助或投訴。我知道有事主家屬曾報案求助，但警方由於未必能判斷這究竟是民事追訴、合約問題、不良銷售手法還是有欺詐成分而無法受理。當然，代理主席也知道，少於5萬元的個案可能要交小額錢債審裁處或區域法院處理。當一個人背負滿身債務時，怎會有能力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

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就財務中介及放債人的投訴設立專責熱線和專責小組跟進及調查有關案件。此外，政府亦應從問題根源着手，加強規管財務公司的宣傳手法，同時亦要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防止市民誤墮借貸陷阱。近年，街頭、電視，以至網絡世界都充斥這些宣傳廣告，把借錢包裝成為快速解決問題的好辦法，鼓吹消費主義，向年青人灌輸不正確的金錢觀念，令他們覺得可以借錢達到自己玩樂、遊樂的目的，養成他們"先使未來錢"的習慣，忽略他們還款的能力及責任。所以，我認為政府應加強宣傳教育，加強市民對借貸的認識，呼籲市民在透過財務中介公司借貸前要加倍小心，盡可能直接向銀行或合法的財務機構進行借貸。同時，我建議政府考慮設立全面的財務中介公司資料庫，供市民查閱，方便借款人識別信譽良好，正規的財務中介公司。財務中介公司在市場上有一定的需求，政府實在責無旁貸，應研究如何完善現有監管機制，確保相關行業有良好的營商環境，促進良性競爭，推動行業發展。代理主席，對於一些急需現金周轉的市民來說，其實中介公司或財務公司有其存在價值，只要政府能夠加強規管放債人及財務中介公司，嚴格打擊不良銷售手法，令不法分子不能以財務中介名義騙財，同時教育市民妥善理財，選擇合資格的中介公司的服務，相信將有效防止市民受騙，墮入借貸陷阱。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首先，我要感謝麥美娟議員提出一項如此有意義的議案。談到財務公司或中介公司的惡劣營商手法，我可以說我差點也成為受害者。我受害並非因為我向他們借貸，而是因為我協助那些市民召開記者招待會，揭破這些財務中介公司如何吸市民的血汗錢，如何令他們家破人亡，以致我差點被控誹謗。根據警方的資料，這類公司很多具黑社會背景，他們"洗黑錢"和從事非法活動。警方近年在這方面打擊的力度確實較以往大，但我想指出，在兩三年前，很多市民曾向我們投訴，指他們向警方舉報這些公司串謀詐騙，欺騙數以萬元計、數以十萬元計，甚至數以百萬元計的金錢時，警方很多前線人員說一句："這些是民事案，不是刑事案"，便把他們這些合理的舉報拒諸於門外。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有些銀行或財務公司有"內鬼"，很多時候客戶的借貸資料會被轉介至其他財務公司，而那些財務公司會致電這些本身已經有債務問題的市民，告訴他們："我是某銀行的代理或代表，我知你向某機構借貸，你不如向我借貸，我可以提供低息貸款給你，是不成功不收費的。市民信以為真，便到這些公司簽署所謂的顧問服務協議、貸款服務協議，由這些公司協助他們借貸，聲稱不成功不收費。就是不收費，永不安寧，不論能否成功協助市民借貸，他們也一定要收費。

政府是否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對於這一連串的問題，政府不得不採取較強的力度來插手干預和糾正。

代理主席，近年有關財務公司的新聞時有出現，更發生涉及放債人與財務中介公司的詐騙行為，手法層出不窮，包括設立假律師樓收取大額保證金等，從中收取高昂手續費，令不少市民墮入被騙陷阱，但警方在調查時往往遇到舉證困難。政府後來實施一系列有關放債人的額外牌照條件規定，以期確保放債中介人不可向借款人收取任何費用，但據了解，成效仍未算理想。其實，根據政府資料顯示，在1,000多間放債人公司中，有與中介合作的只有一成，當中涉及或涉嫌有詐騙行為的放債人公司究竟有多少，當局未有進一步透露。這些不良放債人公司既然與中介公司從事不法勾當，容許在自己家中"養老鼠"，當然有其原因。由於近年放債人公司增長迅速，我相信在激烈競爭下，部分小型放債人公司為了爭生意，便衍生了對中介人協助接生意的需要，這小部分不良公司從事不法的詐騙活動，向本身已陷財困的"債仔"再多踩一腳，吸財困"債仔"的血。因此，當局必須嚴肅處理有關問題。有鑒於近年放債人及財務中介公司出現的問題，以及中介公司現時不受《放債人條例》監管，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年前已建議政府全面檢討《放債人條例》，以及要求業界將銷售過程錄音，以杜絕財務放債人的中介公司收取高昂費用的不良經營手法，並將現有的刑事條例涵蓋非刑事性的追債手法，以加強保障債務人。此外，我亦認為當局應該積極考慮業界的建議。有業界人士提出，由於市場對財務中介有一定需求，政府應該向財務中介直接發牌進行監管，或考慮設立優質財務中介公司名冊計劃。同時，在"轉介合約"方面亦可作出改善，把目前借款人和中介公司簽署的"轉介合約"格式化，銀行和財務公司只可以接受合規格的"轉介合約"格式，並將有關格式化的合約和名冊載列於政府網頁，供公眾下載，讓借款人識別合規的中介公司，以及對"轉介合約"的細則有基本認識及參考，免墮陷阱。另外，當局亦可考慮成立放債人及財務中介投訴小組，由專責小組負責跟進投訴個案，改善現時警方舉證困難的問題。代理主席，香港金融管理局早前實施多輪"辣招"，進一步收緊按揭措施後，這些"財仔"公司窺準時機為客戶做了不少高額住宅按揭借貸，令市場一度憂慮存在風險隱憂。其後金管局更因此作出曲線監管措施，解決有關問題。對於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要求將放債人的業務及相關中介公司納入金管局的監管範圍，我們認為，雖然很多財務公司都有參與樓宇按揭，包括"按上按"業務，但根據政府資料顯示，2014年年底相關活動佔本港銀行未償還住宅按揭貸款總額比重只是1%，金管局亦有措施加以監管，故對本港金融市場穩定未構成嚴重威脅。因此，現時無法基於維持銀行體系及金融穩定的理據來考慮由金管局監管放債人業務。況且，大部分有關放債人及財務中介的投訴，均關乎它們的經營手法。因此，以其他方式加強規管放債人及財務中介公司的經營操守，杜絕任何不良手段，將會更有效益。故此，我們對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有所保留。至於梁繼昌議員的修正案，當中第四點建議"研究將經營與放債相關業務的公司或機構納入現有法定機構的監管範圍"，民建聯認為，從政策研究角度來看，研究設立法定監管機構並無不妥，故不應刪去原議案的相關字眼。因此，對於梁繼昌議員的修正案，我們會棄權。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們很感謝麥美娟議員使用她提出議案的寶貴機會，在議會再次向公眾發出警號，提醒市民必須提防不良中介公司的行騙手法。有朋友可能會說，借錢是你情我願的事，俗語有云，"牛不喝水，怎樣按牠的頭牠也不會低頭"，又說"警訊"已有類似宣傳，現時廣告甚至提到"借錢梗要還，咪俾錢中介"。

上月底有報章報道，香港金融管理局將於4月採取新措施以打擊中介騙案，所以，一些行騙的中介藉此期間偽裝為大型財務公司的職員，以低至1.5%的超低利率誘使市民貸款。一名地盤工人不虞有詐上了當，除了不能獲得貸款外，更損失15萬元保證金，負上一身債，結果被妻子逐出家門，亦連累兩位同事一同受騙。另一則新聞指出年輕人也是行騙對象。警方於屯門拘捕了兩名中介財務公司職員，他們涉嫌串謀詐騙9名大專生，涉及款項超過20萬元。有人會想，大專生怎會借錢呢？

以上都是最近的新聞。在區議員層面，工聯會不同的同事，以及我作為藍田區區議員，均曾在辦事處接獲這類個案。例如我在去年年底接獲一名公務員的投訴，大家可能以為公務員會較為聰明，但有時候公務員也會一不留神，墮入陷阱。

所以，這些個案簡直層出不窮。

麥美娟議員接收多宗個案後，我們發現，這不單是意識的問題，還有泄露私隱的問題。

如果讓我們接到這些電話，也會以為是銀行職員致電，但其實不是，他們只是一些中介公司的騙徒，冒認銀行職員。

另一方面，工聯會早已向政府當局提交有關《放債人條例》的建議書，要求當局與具相關經驗的NGO合作，令他們可以加強有關服務，幫助有需要的人。

去年11月，當局回應麥美娟議員的書面質詢時表示，為了減低有需要人士被不良中介欺騙的風險，社會福利署終於在去年4月推行為期3年的先導計劃，與明愛和東華三院合作，設立電話熱線，為有財務困難的人提供協助。自去年4月至9月30日的短短6個月期間，兩間機構已處理了806宗查詢或求助，可見債務諮詢或支援服務是極有需要的。

坦白說，錢財問題通常是婚姻破裂的導火線，如果這問題處理得不好，沒有錢並不重要，但夫妻會否大難臨頭各自飛呢？

代理主席，近年香港有一個都市傳說，就是"借錢好容易"、"借錢唔駛還"。

但是，的而且確，每天都有數個來電問你是否需要借錢，而電視廣告亦把借錢形容為好像不需要還錢，借錢後可以去旅行、看演唱會、吃美食、購買昂貴的相機等，30分鐘便完成批核，可以一邊玩遊戲機一邊借錢，真的很輕鬆，隨時都可以"Show you the money"。不過，這確實衍生了很多有關借錢的問題，以及今天這項議案辯論很關注的財務中介問題。其實，正常的借貸活動，在商業社會是正常的商業活動之一。不過，由於借貸太容易，令不少市民的警覺性鬆懈，而一些違法行為及不良中介蓬勃發展起來，成為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所謂不良和違法的中介，就是透過不良及違法的經營手法，誘騙有債務問題的人士申請貸款，因為他們可能較難循正途借貸，並從中收取高昂的中介費用。根據《放債人條例》，與放債人有關連的人士不可以向借款人收取任何費用。但是，這些不良中介為了收取費用便無所不用其極和利用法律漏洞，因為當局很難證明中介公司與放債人有直接關係，而且很多時候兩者的確沒有關係。這些騙徒的手法層出不窮，今天發言的議員都舉出了很多不同例子。我想在這裏說一個頗為特別的例子。

現時，有人提出要加強規管中介服務，因為這些中介有很多違法行為。

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當然，我們要批評那些財務廣告，內容真的相當可怕，完全是推介所謂的消費主義：聽音樂會、飛到韓國買衣服或更換新車、小屋換大屋等，3分鐘或30分鐘便可獲批核貸款，這是過分的引誘。

市民如果因為金錢而引發感情煩惱，這應由民政方面處理。

現時確實沒有特別的監管機構，但是否要架床疊屋，另外成立一個財務中介監管局呢？

我知道局長剛才也有提及，現有條例已經頗緊，但可否再收緊一點，規定放債人監察他們的agent如何辦事呢？

代理主席，剛才有議員提到一句說話：借錢不用還。這句說話我們經常在電視上聽到，其實想深一層，以常人的角度來理解，這句說話與性交轉運之不可思議有異曲同工之妙。在香港，究竟是否仍有人相信借錢是不用償還的呢？

但是，從數字及很多個案看來，的確是有越來越多人跌入這些中介公司或俗稱"放數公司"的詐騙陷阱，或成為這些公司不良營銷手法的受害人。

當然，很多議員也提出一些看法，例如大家剛才經常提到的一點，也就是會否因為在法律上或法例的條文不清晰，又或當中的資訊不流通所致？舉例說，剛才毛孟靜議員提到是否需要設立公開的名冊；但根據我的理解，這說法似乎有少許落差，因為現時的香港法例第163章《放債人條例》已規定放債人的登記冊可供公眾查閱。

如果進入這樣的討論，大家便會不期然地感到十分奇怪或詫異，因為既然有相關的法例和一定的法律存在，為何依然越來越多人誤墮這種詐騙陷阱或與中介公司有關的財務轇轕呢？於是又推進一步，是否條例上存在漏洞而需要修例？我想說的是，如果要在條例上徹底根治這種情況，其實在過去的會議上也有多位議員曾提出，只要取締中介公司便可解決當中的問題。如果要借錢，向放債人借便可，為何要透過中介呢？當中的原因是你和我也想不通的，可能是透過中介公司會否減省一些機會成本或交易成本，因而令大家的借貸活動更為方便呢？這些是堂而皇之的經濟學說法。可是，我想指出的是，其實除了法例或法律條文不足夠和不透明外，現實的理由可以綜合為以下兩點。第一，與政治局勢有關。剛才有議員提到很多中介公司可能涉及黑勢力或與黑社會有關。這是否真確，我沒有具體證據，不敢評論；但我可以肯定一點，這類中介活動或中介公司的犯案率或這方面的趨勢，往往與香港的政治局勢似乎有很微妙的關係。舉例說，不能做圍標的，便轉而做放數；不能放數的，但又依然要維持生計的，便幫忙去示威和集會。

所以，為何現時的中介活動趨於小型，又或是很靈活的，突然間騙取百多二百萬元後便消失？

例如你有朋友在健身公司工作，那位健身教練朋友對你說他有辦法可方便借貸，他可能是在賭博或嗜好上與這方面有較多的關係或興趣，於是便自然很容易受到誘惑。由此我想引申出第三點，也就是除政治因素之外，剛才已有同事提到，執法方面是由警察負責的，警務處是負責執法的。但是，我只想補充一點，從警務處剛剛向我們提供的統計數字看來，無力償債的警務人員的統計數字，由2013年至2016年的趨勢並沒有任何變化。換言之，我可以作出一個較大膽的結論，也就是中介公司其實是幫助了一些無力償債的警務人員維持其警務執勤的職務或生計。換言之，在對中介公司執法方面，為何往往難以按照現時的《放債人條例》來執法呢？當中會否與無力償債的警務人員或警務處本身的腐敗，而當中更可能在通報上或與相對非法的勾當有關呢？這可歸咎於整個政府走向腐敗、走向喜歡"走法律罅"及採用"擦邊球"的方法來維持社會秩序。所以，我想指出的是，就今天整項的討論來說，並非如大家想象般可透過立法、修例便解決中介公司帶來的問題，因為修例只是一種事後補救的工夫。

梁議員，我發言贊成加強規管放債人及財務中介公司。

這些公司五花八門，巧立名目，有些自稱甚麼財務公司，有些則表明是中介公司，當中有很多人自稱會計或甚麼顧問，這些名稱已令市民感到十分混淆，以為他們真的具備專業知識，在財務領域是專業人士，但實際上，我們當然知道他們並非如此，他們巧立名目，層出不窮。

我們接獲的個案絕大部分屬於這類，而且那份所謂中介合約，往往只是一兩頁紙，完全不是我們在律師樓或會計師樓看到的專業顧問服務合約。雖然他們並非擁有專業知識的人，而那份合約亦不是專業合約，但如果借款人真的無法還款，他們要控告借款人的話，其背後的專業法律團隊卻非常厲害。根據我們的觀察，很多財務中介公司均會聘用某一批律師樓或會計師樓負責追討或收取費用。所以，我絕對相信——多位議員也提到——他們其實是集團式經營。當然，那些資金很多甚至來自黑勢力，我在自己處理的個案中也能察覺得到。

而且，我們應否繼續容許這種所謂財務中介服務存在？

主席，麥美娟議員今天提出"促請政府加強規管放債人及財務中介公司"的議案。她跟進此議題已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亦幫助了不少案主反映案情，甚至作出深入的跟進。

作為勞工界的議員，我曾經在坊間進行大量關於"取消強積金對沖"的社區教育，並向工會的會員講解。

主席，大家都知道現行的《放債人條例》在1980年制定，當時的數個目標很清晰：第一，不能以不合理的息率借貸；第二，禁止放債人合謀向借款人收取額外費用。但是，《條例》落實至今一直沒有作出修訂，而那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不良分子明顯在挑戰《條例》的漏洞及鑽空子，從中巧立名目，以中介的角色繼續謀取暴利。大家應該曾在報章看到一些個案，事主把物業進行多次按揭，因為"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他可能確實有周轉需要。

我想這不是唯一的例子，政府得悉這個問題後，究竟會否對《條例》的不足感到羞愧呢？既然《條例》有漏洞，政府卻不主動填補，並繼續縱容"吸血鬼"蠶食和殘害一些有需要的市民。說到這裏，政府是否仍然充耳不聞呢？

所以，香港工會聯合會一直倡議政府必須重新修訂《條例》，並引入發牌制度，而從業員亦應該專業化。

此外，我希望政府在聽到議員及市民提出的訴求後，盡快作出跟進工作。至於成效方面，我相信要花一些時間觀察。如果沒有成效的話，政府當然要進一步加強措施及進行研究。我只想指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現時的工作根本未到位，是浪費大家的時間。我希望局長認真考慮，如果當局重新修訂《條例》之前，仍然出現財務中介騙案的話，局長是難辭其咎。我希望你能夠尊重本港的法治精神，並提供更多協助，以免市民蒙受不白之冤。

我發言支持原議案和所有修正案。剛才我聽到陳家強局長的開場發言，似乎不太對焦，因為最重要是現行的放債人發牌制度出現很大問題。2015年持牌放債人有1,641個，主席，其實我和你只要有心的話，繳交8,800元牌費，再向牌照法庭繳交1,910元費用，不需要資本資金證明，便可以開業。

通常要找放債人或財務公司的，都是一些最基層的市民，他們很少有固定收入，甚至唯一的資產是一層樓。

所以，政府在去年年底表示，收緊放債人發牌條件便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我恐怕有點緣木求魚。因為，事實上，我和你都知道，如果要落重手、要做工夫，當然無需自己動手，那些中介人、"艇仔"會幫忙處理，這是第一點。第二，監管如果這麼鬆懈的話，舉例這間聲譽不好，關閉它，改另一個名，再繳交8,800元及少於2,000元，又是另一間。這個做法長此下去，即像"貓捉老鼠，捉不完"。

第二，如果放債人一直透過中介公司和"艇仔"找生意的話，不規管中介公司、中介人是解決不到問題的。政府早前回應表示難以做到，因為如果規管它的話，即是將它合法化。這有點"斬腳趾避沙蟲"，即我沒有方法應付這些人，倒不如閉上眼睛"無眼屎乾淨盲"。若然如此，你明知這事無法規管，反而訂立一個空洞的所謂條件，是解決不到問題的。

相對於香港生意額數以萬億元計的其他財務機構，這可能微不足道，你可以說它是一個很細的行業。但是，最令我們難過的是它們涉及最多基層受害人，因為一般大型銀行的生意對象一定不是這些居住於屋邨、"劏房"、最低收入的人士。老實說，如果他們很容易向銀行或大型金融機構借貸的話，也無須找這些中介。

不過，我希望即使不是立即在本屆政府任期至7月之前完成，局長可不可以都走前一步，例如就中介人規管進行初步諮詢或訂立框架，訂明一些立法條件和可行的方法，如何監管、如何訂定中介人守則，是否需要經過考核，或者有何發牌條件等。老實說，大部分這些經營者可能跟黑社會或有勢力人士有關係，因為我和你追不到數，但他們淋紅油的話就一定追到數。所以，大家都知道這些人——有勢力人士——會害怕政府監管。如果政府訂下監管，亦透過其他執法部門，特別是警察，訂立一個很嚴謹的制度，令他無路可逃的話，我相信更有效。但是，長遠來說，這麼寬鬆的《放債人條例》，一個這麼低的門檻，只會引來更多不法之徒謀取利潤。

邵家臻議員，請放下你擺設的展示品。

我們看到在針對放債人牽涉的相關事務中，跨黨派均有一致的看法及關注。主席，"借錢梗要還，咪俾錢中介"，我相信自去年12月起，很多看電視的香港人都留意到這10個字。自從《放債人條例》"加辣"後，政府的做法確實應記一功，便是加強宣傳，勸諭市民小心放債人。

主席，我也曾接獲中介公司來電，當然，這些來電未必來自本地，但這類電話騙案的確層出不窮。我們的辦事處在過去一段時間亦曾收到誤墮中介公司騙局的求助個案。求助人表示在收到這些電話後，對方聲稱可代他向銀行低息借錢清還卡數，求助人曾到過中介公司，支付數百元作信貸評級，然後，公司給他一份文字很小且排列得密密麻麻的合約，要求他立即簽署。

即使後來他在很短時間內已要求取消這份合約，但因為已經簽署合約，即使是消費者委員會和警方也愛莫能助。主席，另一宗個案是這樣的，求助人欠銀行一筆款項，這件事不知為何被中介公司知道了，中介公司主動聯絡求助人——同一個套路，說能提供低息借貸，為他進行信貸評級。這名求助人較為幸運，他發現所謂的低息相比坊間銀行的利息高很多，於是即時叫停了中介公司不用代他安排貸款。很可惜，最後他依然要繳交高達3萬元的服務費。"借錢梗要還"？大家可以說這些求助人自討苦吃，更可以非常涼薄地說沒人拿槍指着他們迫他簽署，但我們要搞清楚一個事實，就是為何不良財務中介這種另類"大耳窿"可在香港如此猖狂？其實，主席，有頭髮誰想做瘌痢？在香港想借錢周轉絕非易事，特別是沒有固定收入或沒有收入的人，信貸評級低或本身已負債累累的人，他們基本上不可能循正常途徑得到貸款，正因如此，財務中介才能乘虛而入。因此，主席，我想藉着這個機會奉勸那些迫不得已光顧財務中介的香港人，在簽署每一個名之前都要看清楚，在使用這些公司任何服務前，也一定要問清楚價錢，即使輕微如影印一張紙，也要問清楚對方收費如何。去年12月，《放債人條例》"加辣"，所謂的"加辣"，除了要求財務公司在廣告上添加警告字句外，最辣的一招是強制中介公司必須先取得財務公司的委任，才可提供中介服務。這招看起來是"大辣"，但這實際上只是令正當的中介公司多了一重手續。對於以不良手法，甚至是以欺詐手段行騙的中介公司而言，這規定又有否打擊作用呢？主席，去年4月本會也曾討論這問題，當時不少同事均要求透過設立財務中介發牌制度以更好地監管中介公司。很可惜，當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認為打擊中介公司濫收費用是更迫在眉睫的問題，研究立法和發牌制度需時甚久，而且複雜，所以只用"辣招"頭痛醫頭。主席，事後回想，如果當日局方已開始研究發牌，規管中介公司，今天的情況會否如此惡劣呢？不良中介為香港社會帶來的頭痛會否減輕一些？當然，主席，我們清楚責任並不全在局方身上，執法機構其實也有不少責任，梁耀忠議員在他的修正案第八點提到的亦是針對現時的問題。

當然，身為議員，我們有責任處理市民的求助個案，但議員畢竟並非執法機構，我們與警方擁有的資源的確相差一大截。主席，我並不是嘗試打擊或貶低警方在打擊罪案的那份努力，但我想指出，警方不是有大型打擊違例泊車行動時才抄牌，同一道理，警方作為執法者的確有責任對每一個舉報都非常慎重地作出調查，這樣才能預防市民落入騙徒手中。正如今早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先生在本會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提到，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騙徒手法更是層出不窮，在《放債人條例》"加辣"兩個月後仍然發生騙案的情況下，我希望局方能慎重考慮填補法律漏洞，研究設立財務中介的發牌制度。主席，我謹此陳辭。

不少同事也提出很多活生生的故事，說明"吸血鬼"的獠牙如何猙獰，說明被"吸血"的苦主多麼淒清。

這項研究是2016年12月由明愛向晴軒債務及理財輔導服務中心發表的。研究指出近3個月接獲64宗個案，近四成人40歲以下，超過七成半的人月入少於兩萬元。由於他們在處理財務情況時感到很大壓力，於是很容易受到中介公司的誤導瞞騙。中介公司的名字這麼好聽，究竟何謂"中介"呢？原來這些公司是以減債為名，誘使他們簽約，實際上是替他們申請破產，甚至以虛假陳述，偽造文件，為"債仔"提早領取強積金作為服務費。

如果只說這是他們的個人選擇，所以要自己負責，甚至是犧牲生命、賠上生命也是他們的責任，我認為這種說法未免把問題過分個人化，而看不到結構性的因素。中介公司便是這些結構性因素下的"吸血鬼"，所以我贊成政府加強規管放債人和財務中介公司。不過，我想提出的是，就中介公司作出定義，其實也有一定困難，因為它不會自稱為中介公司，它可能會利用不同名目、理由和包裝，然後告訴你它可以幫忙，但結果卻是做中介的工作，鼓勵你破產、幫助你申請破產，甚至幫忙偽造文件，然後提取你的強積金作為它的手續費。對於定義的問題，我認為也不難解決。

我懇請官員和香港政府作出考慮，在這個議題上，民主派和建制派的立場其實是一致的，所以我懇請官員就這問題多下工夫。

主席，古時、很久以前，財務公司還未叫作財務公司時，稱為"大耳窿"。根據文獻記載，以前在街市某些地方，有很多人聚賭，於是有些人看準時機，在那裏放債，收取昂貴的利息。

它們迫使很多人走上絕路，在這些人最脆弱時，騙取他們的金錢和資產。這些中介公司人人得而誅之，為何我們仍然眼白白看着它們在社會上放肆呢？

"借錢梗要還，咪俾錢中介"，我們都聽得懂。

對，他們要負上責任，但制度同樣要負上責任。所以，主席，我們其中一項倡議，就是要有一套更完善的監管法例，甚至要找出這些"黑心中介"，讓他們知道不能隨意欺詐，他們欺詐及騙取市民的身家，是有後果的，不能逃之夭夭，消失了便算。他們不能一次又一次地詐騙市民。我們要知道，"人有三衰六旺"，一個人在最無助的時候借錢，其實他並不想這樣，但如果他有能力還款，便是上等人。這些中介公司欺騙別人，利用別人最脆弱之時，騙取其全部身家，更連其物業也騙走，人人得而誅之。

我們要讓基層市民、最無助的市民知道有關資訊，不要再造就這些中介公司騙錢的機會，因為它們欺騙過一次，便自然會有下次，越騙越多，結果我們對它們亦無可奈何，這不是我們想看到的制度。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近年不少市民向財務公司借貸想解決財困，但卻跌入了一些不良財務中介公司的圈套，蒙受重大金錢損失。根據警方數字，由2013年起不足4年內，中介公司非法收取的中介費用就高達2億元，受害者每每都是小市民，亦有長者因此連自住物業也被收回。社會對於這種非法詐騙行為當然零容忍，所以大家也同意需要加強規管，要斟酌的只是手法問題。雖然現行法例不容許中介公司向借貸人收費，但不良中介公司的招數五花八門，可能會把中介費融入貸款利息，又或是直接向借貸人收取現金，避免白紙黑字的紀錄，藉此逃過政府的追查，更有中介公司撇清與放債人的關係，成立專業服務公司提供"債務紓緩"和"結餘轉戶"服務，或是巧立名目地提供"微型破產"或"債務重組"等看似專業的服務，藉此收取高昂的所謂服務費而避開監管。正如今天議案也有指出，政府已在放債人牌照要求上增加了多項新規定，透過規管財務公司來加強規管中介公司。例如，在新規定下，放債人必須確定其委任的中介公司不會向借款人收取任何費用或簽署任何協議，而且須以視像和錄音記錄，向借款人清楚解釋貸款協議的全部條款。借款人如果透過中介公司借錢，就需要向放債人提供中介協議副本以作紀錄，放債人和中介公司的關係亦會被公開，公眾可以向放債人註冊處查閱有關紀錄。這些措施既增加了放債人的責任，亦增加了借貸過程的透明度，防範不良中介公司和放債人合謀，讓警方可以就不法行為更容易舉證。可是，這些新規定自去年12月實施至今不足3個月，原議案便把它形容為"治標不治本"，可能是有些操之過急。事實上，當局亦承諾會在新規定實施後6個月作出檢討。故此，更審慎的做法應該是讓新規定執行一段合理時間後，才再觀察其成效，務求能以最省時、有效的方法打擊不良中介公司，並且避免病急亂投醫，徒勞一場。例如，今天議案提出修訂《放債人條例》，將其監管範圍擴大至經營與放債相關業務的公司，以及設立財務中介牌照制度的建議，也是值得商榷的。撇開修例和引入新發牌制度需時而且較為複雜，其實現時《放債人條例》已明文禁制與放債人有關連的各方，以及與放債人共謀的人士向借款人收取任何費用，意味條例的規管範圍實際上已經涵蓋了中介公司。況且，根據剛才提到的新規定，中介公司必須先得到財務公司的委任，並且受財務公司監察，不能向借款人收費或鑽空子制訂協議等，也顯示出現時的財務中介並非"無皇管"。此外，有議案建議政府要求財務公司牌照申請人，必須備有一定的註冊資本，以及將營運者的操守納入發牌及續牌的考慮因素之內。對於財務公司業的經營而言，這些誠然會是更加嚴厲的措施，但對於打擊不良中介公司的實際效用卻成疑。因為，財務公司的資本與騙案發生的機率並不存在直接關係，資金短缺亦非近年財務騙案發生的主因。反之，如果有個案涉及刑事成分而須嚴厲處理時，現時執法機構也可以按《刑事罪行條例》及《盜竊罪條例》跟進處理，並未有需要落此重藥。當然，今天的議案亦提出了一些值得當局考慮的建議，包括把放債人業務及相關中介公司納入香港金融管理局監管範圍。因為，現時有數間信貸公司是由銀行持有，同時經營樓宇按揭業務，理論上應該受到金管局全面監管，需要遵守樓宇按揭成數的指引及進行還款壓力測試等，但以放債人牌照經營的信貸公司卻不受金管局監管。這些身份重疊的情況，在監管上便會造成灰色地帶。如果當局把放債業務納入金管局的監管範圍，便應該有助解決問題。此外，有修正案建議仿效現時保險業為保單持有人設立冷靜期，規定貸款協議亦須設有冷靜期條款，加強保障借款人，也是值得當局研究和跟進的。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主席，我以往在電台任職，而在電台任職會錄製廣告，但有些廣告，我和很多同事也不太想錄製，會推讓給別人錄製，其中一類便是財務公司的廣告。十多年前，政府的監管更沒有現時般完善，我們認為錄製這些廣告，在道德上好像有問題。

最近一年，財務公司的廣告會附加一句："借錢梗要還，咪俾錢中介"。我想先在這裏指出，政府在"咪俾錢中介"這句中的"俾"字，是"人"字旁加一個"卑"字，但其實不應使用這個字，應該使用"畀"字才對，"畀"字才是"給予"的意思，而"俾"字是"被"的意思，例如被媽媽打或俾媽媽打，是被動的語態。當局希望透過規定財務公司在廣告中加入這句，市民便不會輕易相信財務中介的廣告，胡亂向財務公司借錢。

去年11月，有一則報道指出，警方搗破一個一條龍的不法財務中介集團，拘捕了25人，涉嫌串謀訛騙和"洗黑錢"，20多名受害人共被騙去1,100萬元，最高金額是460萬元。涉案的不法財務中介公司向財務公司職員收買個人資料，針對擁有物業、財務困難、信貸紀錄不良和難以向銀行借貸的人，遊說他們向財務公司申請按揭，從中收取高昂的中介費，並將借來的貸款扣起，訛稱會分階段轉帳到受害人的戶口，令銀行把該筆金錢視作固定收入，這樣便可以"整靚"其信貸紀錄。從這些個案中，我們可見不法的財務中介有數個特點：第一，與財務公司或財務公司員工有密切聯繫，可以取得有財務困難的市民的詳細資料。第二，受害人有財務困難而急需借錢，卻可能因為借貸紀錄不良而難以向大型銀行借貸，所以要考慮其他途徑借貸，因而容易受騙。第三，不法的財務中介很多時候是臨時開設，騙得金錢後便會逃之夭夭。根據上述不法財務中介的特點，政府現時打擊不法財務中介的做法是過於間接和迂迴，可能會治標不治本。

為了確保有效執行上述規定，並考慮到不良財務中介可能和其有關連的放債人運用各種伎倆，設法隱瞞彼此的關係，以規避禁止向借款人另行收費的規定，當局規定任何與放債人就貸款簽訂協議的財務中介人，放債人必須向放債人註冊處申報相關的委任，並確保財務中介不會向借款人收取任何費用。如果有財務中介收取費用的行為，當局除了可以根據牌照條件與放債人跟進外，警方可以更有效地作出舉證，檢控有關的財務中介。但是，既然那些放債人存心隱瞞與不良財務中介的關係，存心與不良財務中介合謀詐騙借款人，即使政府設立了登記制度，放債人也可能以一些財務中介登記假的資料，甚至不登記不良中介的資料。當不良財務中介被調查時，不良財務中介便可以一走了之。有同事提到透過發牌規管不良財務中介。現時收取高手續費、收取手續費後卻不發放借貸的中介公司，其實多數由不法分子經營，騙錢後便一走了之。即使政府真的就財務中介引入發牌制度，這些不法分子當然不會申請牌照。如果有一天，正式有了財務中介這個行業，不法分子也可以假借財務中介之名來欺騙市民，即使政府設立了發牌制度也是防不勝防。我認為最治本的方法是從信息流着手，防止不良中介獲得有財務困難的市民的資料，以及令有財務困難的市民不能接觸不良財務中介的資訊。當局必須調查，為甚麼不良中介公司可以找到受財務困擾的市民的個人資料，然後又可以直接接觸這些市民。當局必須調查是否有人在未獲借貸人同意下，濫用借貸人的債務資料圖利，並加重金融從業員濫用借貸人的個人資料的罰則。此外，我認為政府更應立法嚴格規管——甚至禁止——財務中介公司透過電話推銷放債或債務重組業務。另外，我很希望政府在研究立法打擊不良中介公司的同時，亦立法規管不良追債行為，將追債行為刑事化，打擊金融機構的不良追債行為，讓市民免受金融機構不良追債行為的滋擾。我謹此陳辭。

我贊成麥美娟議員提出的原議案。部分無良的財務中介公司透過各種財技，欺詐以至明目張膽欺騙市民，不少人需要借錢周轉，但到頭來真正到手的錢在支付公司高額的顧問費和手續費後，其實所剩無幾，現金借不到多少，反而更債台高築。事實上，很多無良中介公司在社區造成很多人間慘劇。不少要供樓的市民，為一時的資金周轉向財務中介公司求助，但被這類無良中介榨乾榨淨後，到手的錢根本不足以應急；與此同時，由於債務加重，收入不足以償還月供，人到中年亦難以長期借貸，所以，最後連房屋也被收去，更出現家破人亡的慘劇。我在地區辦事處也收到很多不同有關中介和財務的投訴，這種趨勢亦有越趨急劇的跡象。

結果投訴人到來我們的辦事處，我們直接與相關公司談判一番，又或找警方重新檢視，最終警方會出力，但似乎這些個案每每首先要經議員辦事處再交給警方，才能真正幫助市民。我的辦事處接到一宗最嚴重的個案，是事主最初向警方求助，警方對他說這宗個案似乎是民事或財務爭拗，導致該市民最終被逼迫至跳樓輕生。其實該市民已經離世，他的家人後來向我求助，我致函警方，警方後來重新檢視該個案，然後回覆我們表示最近已拘捕相關人士，亦正進行一定的程序。這宗個案的事主是一名的士司機，有一天他收到中介公司職員的來電，告訴他能夠低息貸款。這位先生本身百病纏身，打算借貸30萬元應付治療費，豈料他先後遭兩間中介公司詐騙，哄他借貸更多錢，借了100萬元。可是，當他簽署了一堆文件，以為可以獲得貸款後，發現原來顧問費為90多萬元。試想一下，100萬元中有90多萬元是顧問費和手續費，他只得數萬元貸款。後來該中介顧問公司甚至結業，但廣告亦云"借錢梗要還"，他借了100萬元後便被人用電話恐嚇，又上門追債，又貼大字報，令他的家人也飽受滋擾，而收樓問題亦面臨官司，他最終不堪重負，跳樓輕生。他的家人形容這些中介財務公司唯利是圖，不擇手段。

原議案的措施有很多，我在這裏不想具體重複有關措施，不過，我有數點想稍作補充。我們接到很多個案，發現有很多類近的元素，就是部分財務公司或中介公司似乎對欠債人的財政狀況有所掌握，他們很有準備地看到他們有財政困難，甚至知道他們的信貸紀錄問題，且需要流動資金。令人驚奇的是，究竟這些中介公司如何獲取這些資料呢？我相信大部分市民的信貸紀錄，連家人甚至是妻子也未必知道，但為何中介公司會如此一清二楚？當中一定涉及有人泄露這些信息。我覺得當局有必要調查跟進，從源頭封鎖不良財務中介的信息來源。亦有些情況是，與不少中介公司有聯繫的原來都是大型的銀行機構，但這些機構是否也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呢？不能有人帶人來借錢或重組便無任歡迎。我們看新聞也看到，最近有人去找換店兌換大量人民幣到內地時，找換店職員都會好心提醒，以免他們墮入騙徒的圈套，那麼大型銀行是否更應反思呢？

盡快立例，保障市民。

主席，我首先感謝3位同事就我的議案提出修正案，當中不少是正面的修訂，反映了加強規管放債人及財務中介公司的要求得到本會跨黨派的支持和關注，我確實希望局長可以推行。就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他特別提到行業從業員的登記，這點我們是認同的。事實上，在我剛才提及我們在2015年9月推出的那份《加強監管放債及財務中介服務的策略建議》中，我們也有提及從業員登記制度。我們亦有提到胡志偉議員提出的設立貸款協議冷靜期的部分，所以我會贊同兩位議員的修正案。不過，對於梁繼昌議員的修正案，特別是刪去議案中"落實"中介人發牌的制度而改為"研究"，我們認為現時的問題是必須解決的。我剛才聽到多位同事質疑是否有需要設有中介公司，我想指出，當我在數年前接觸這些個案時，特別是當我聽到向晴軒的社工向我們表達要設立中介人發牌制度時，我也懷疑究竟是否要有中介。不過，當我接觸這個行業後，我便發現原來已有正常的中介機構、中介公司存在。既然現在已有這些機構和公司，但我們卻不設立發牌制度，致令一些不法分子走法律罅來行騙，我們是否要這樣呢？

因此，我希望政府和局長作出正面回應。

此外，我都想提出，各項修正案其實豐富了我原議案的建議。不過，在原議案中，我除了提及中介人的發牌制度外，也特別在第二項提到有關控制、監管放債人公司的經營。

我們亦曾接觸香港那些正當的財務中介公司，他們也是同意的。他們自行推行一些行業守則，更自願推行一些行業從業員的操守守則。其實，他們是願意接受監管，更願意行業可以作專業發展的，問題在於我剛才所指出之處，就是市民想政府監管、業界想政府監管，那政府做不做呢？而立法會又應否坐在這裏，慢慢再作研究和等待呢？因此，正如我剛才所說，對於梁繼昌議員提出要繼續研究的修正案，我是不會予以支持的。

我會先就政府所實施的四大應對措施作出補充，然後就其他議員提出的問題作出回應。有議員認為就放債人牌照施加更嚴格的牌照條件，只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做法，並認為政府應該修訂《放債人條例》和引入中介發牌制度。我們認為新措施能夠在現行法律框架下聚焦處理中介向借款人收取高昂費用的問題。《放債人條例》已明文禁止放債人、與其有關連的各方，包括其僱員、代理人及代其行事的人，以及與放債人共謀的人向借款人收取任何費用。

我現在請梁耀忠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就麥美娟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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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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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由於胡志偉議員不在席，本會不會處理他的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繼昌議員就經梁耀忠議員修正的麥美娟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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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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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多謝各位議員支持今天這項議案，讓我們向社會帶出一個重要信息，就是立法會對不良財務中介不會手軟，我們亦希望局長可以切實執行他之前提到的一些已落實的建議。可是，今天我仍感到有點遺憾，就是在整個議案辯論過程中，我們較為偏重討論應否就財務中介推行發牌制度，但請大家不要忘記，在我的原議案中仍有數項建議，其中包括對財務公司加強監管。

由於他們連這些資料也知道，受害人便相信對方真的是由"獅子銀行"或"祖國銀行"致電，一定是來幫助他們。

第二，便是要加強香港的理債服務。雖然我們有一個投資者教育中心，但當市民面臨財困時，他們會否走到投資者教育中心求教呢？

我仍然記得那個人曾對我說："你捉到我才算吧"。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
"盡快全面檢討政府的服務外判制度"的議案辯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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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請陸頌雄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即有關"盡快全面檢討政府的服務外判制度"的議案。主席，在政府實施的外判制度下，外判員工普遍面對薪酬低、職業欠保障的實況。很多時候，他們的薪酬只達最低工資，僅可糊口。外判政策成為剝削工人的幫兇，在市民的眼中，其實政府是否建立了壞規矩、樹立了壞榜樣呢？香港在回歸前受英國管治，特別在1990年代後，因循英國的政策，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強調"大市場，小政府"，外判政策正是受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一種產物。根據香港政府效率促進組的資料，政府把服務外判的原因包括更靈活地回應浮動不定的需求，以及提高成本效益和效率等，這是政府內部的說法。但是，很多市民，包括我，對這兩點絕不認同。我們了解到，外判員工其實是有其長期穩定的需要，例如政府兩大採購部門，即食物環境衞生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均長期聘用超過1萬名外判員工，而員工的變動率每年不足5%。試問這麼少的變動，怎會是政府所說的浮動不定呢？又例如，據調查顯示，由政府部門內部提供的有關服務轉為外判服務後，最多只可節省兩成的開支，而且亦會增加政府每年的管理成本，這成本是多少呢？

最離譜的是政府產業署，其比率竟然是864%，反映外判情況極為普遍和嚴重。不論是哪個部門的外判員工，他們面對的情況同樣困苦，主要原因是政府外判服務的評分標準是"價低者得"。政府一定會表示現時已經不是"價低者得"，而是採用"兩個信封"的制度，但實際上，魔鬼在細節當中，其實價格因素永遠佔六成至七成，技術因素——他們有一個名為"技術信封"——包括工資水平、其他服務水準和承諾的服務內容等，只佔三成至四成。根據調查顯示，其實八成多的合約是批給出標價最低的入標者。在我接獲的投訴個案中，更有一些是新合約提供的工資較舊合約更低。我最近處理的一宗投訴是關於新界某個屋邨，大家知道保安員的月薪大約是8,000多元，但新合約提出的薪酬竟然較舊合約低500多元，當中的減幅令人相當驚訝。因此，在這種不平衡的評分機制下，工人的福祉往往被犧牲，以及被列為非常次要的考慮因素。另一個為人詬病的問題是扣分制度。

連成效不彰也說不上，簡直猶如紙老虎，形同虛設。在2012年至2014年期間，據政府提交的數字顯示，只有1宗涉及合約承辦商接獲有關部門發出失責通知書，只有1宗而已。審計署亦指出，康文署和房屋署並無根據扣分制度向涉事承辦商發出失責通知書，亦發現有5名曾經被定罪的承辦商繼續承辦食環署的16份合約。

在現行監管制度下，中標的服務承辦商只需按時提供標準服務，而當中的人手、裝備及職業安全等問題均不受重視。正如我剛才所說，"判上判"的情況在資訊科技的T-contract中尤為嚴重。這些提供T-contract的公司承接了政府部門的資訊科技合約後，再外判給一些中介公司——又是中介公司——再聘用一些人，工作形式像"炒散"般，明明是技術性工種，工資卻被壓低至與非技術性工種無異，差不多貼近最低工資，可見不論是服務質素或工人權益，均欠缺保障。另一個問題是標準僱傭合約的漏洞。雖然我們已爭取多年，一直希望能優化標準僱傭合約，但該合約仍然漏洞重重。我們已多次提醒政府，政府卻視而不見。其中一點是，政府要求服務承辦商必須與僱員簽署標準僱傭合約，列明每月工資、工時及付款安排等，但最常見的剝削是遣散費"走數"。合約總有完結的時候，一份合約完結後，有關公司明顯流失或減少了一個職位，按勞工法例的理解，是很清晰的遣散情況，但這些承辦商往往以半推半就、"半呃半氹"或威迫利誘的方式，迫員工簽署自願離職信，或對他們說，如果不簽署離職信，新接手的公司未必會聘用他們，又或會把他們調職至偏遠地方。那些基層員工當然希望留在原來的地方繼續工作，於是這些外判承辦商便可堂而皇之，看似合法地逃避支付遣散費。我們其實已向政府反映這問題多年，但政府卻未有正視。經過今次討論後，我們希望政府會檢視標準合約現時在遣散費方面的漏洞，特別要參考2012年一宗法庭判例，以堵塞漏洞。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陸頌雄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5位議員要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5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何俊賢議員、梁耀忠議員、莫乃光議員、潘兆平議員及郭家麒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剛才我聽到陸頌雄議員慷慨陳詞，一談到中介公司便好像麥美娟議員"上身"般，其實我非常認同他的發言，因為我剛剛聽到政府提及關於中介公司的數字後，最終卻表示沒有事可以做。我想起我代表的業界，禽流感其實沒有導致很多人死亡，我敢說這些中介公司害死的人比禽流感多。所以，有病卻不醫治，與殺人無異。

無可否認，外判制度某程度上可以配合政府"大市場，小政府"的政策，幫助政府利用自由市場提供更佳的服務，提高生產效率。

陸頌雄議員剛才亦提到，服務質素所佔的評分比例偏低。由於承辦商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承辦商為了取得服務合約，往往將投標價格降至很低，以"賺頭蝕尾"的方式參與投標，"睇餸食飯"、將貨就價。隨着近年落實最低工資的規定，加上勞動市場持續暢旺，不同的基層工種出現"搶人"情況。由於政府的外判服務承辦商所給予的工資真的非常低，導致經常聘請不到人手。當前線員工作出投訴時，承辦商便面對工資上漲和前線員工大量流失的情況，他們很多時候會"偷雞"削減人手。我聽到很多基層市民表示，老闆經常說人手不足，叫他們"捱義氣"支撐一兩天，漸漸便是1個月、1個月變2個月；到政府進行調查時，老闆便回應："不好意思，我聘請不到人，之後會增聘人手"，然後便不了了之。所以，這個問題現在變得很普遍，最終影響了香港的市民。第二個大問題是政府對承辦商的監管不力。現時，政府部門採購外判服務時一般會訂明，承辦商必須遵守合約和《僱傭條例》，如果違反規定便會遭扣分、罰錢、終止合約甚至不准投標。我也聽聞過奧雅納事件，陸頌雄議員剛才也列舉了很多數據，我不重複他的說話。

現時，政府提供的數據——我不敢說所有數據都是這樣——只不過是掩耳盜鈴，不能反映真實情況。我們如何改善現有的監察制度呢？我相信政府在未來1年內必須盡快解決這個問題。

低技術人員選擇工作的能力確實有限，所以，這個制度所衍生的社會問題並非單一，我希望政府留意。

第一，從投標的結果看來，是"價低者得"，雖然政府不承認；第二是監察制度。

我們希望以"質素為本"，在評分制度作出調整，除了前線人員的工資水平、前線人員的編制、前線人員與監管人員編制的比例外，設備水平、項目管理和評分方式等，須佔標書評分不少於50%，但現時只佔三四成。所以，即使政府不承認是"價低者得"，現實上亦造成這效果。我相信在餘下的3至4分鐘發言時間，我不能完全闡述，但我希望今天點出問題和調整方向後，政府能認真研究。第二點是關於監察。坊間有不少意見，民建聯也有不同意見，其中一個意見是強化區議會對承辦商的監察。我們認為，政府應加強對承辦商的監察，例如引入突擊檢查或匿名投訴等制度，令實際情況得以真實反映。另外，儘管現時區議會有責任監察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提供及使用，但外判服務的招標和評核工作主要由政府相關部門負責，區議會的參與其實並不多。所以，政府應研究強化區議會在外判服務方面的參與，包括就承辦商的招標、遴選及磋商合約等制訂監管機制給予意見，並鼓勵區議會收集公眾對外判服務的意見，集中向政府反映。這是其中一點。

其實，政府外判一些服務後，你們須承擔的所有責任便是監察。剛才我所說的突擊檢查，當局未必做得到，但是否能在問卷調查這方面多做一點？事實上，參與政府投標的外判公司來來去去也是那五六間公司——可能有更多，政府有實際的數字——從結果顯示，政府傾向一些具規模的公司。

因此，我希望政府——我的發言時間不足，只餘下30多秒——我只提及了清潔服務的外判，稍後可能有議員會提及IT和保安服務的外判，民建聯的其他議員會就不同範疇向政府反映意見。我謹此陳辭。

主席，自從政府帶頭以"價低者得"的原則將服務外判後，對僱員的權益開了一個極壞先例。社會其他企業都緊隨政府的做法，外判一些比較勞動性或者以基層為主的工作出去，甚至出現"判上判"，導致一層剝削一層的情況不斷在勞工界出現。不過，正如議員剛才所說，我相信政府一定不承認奉行"價低者得"原則，因為政府說沒有白紙黑字寫明"價低者得"，何來有這個政策存在。但是，主席，大家都清楚知道，現時政府招標中最重要的因素始終是以價格為主，所謂價格的評分標準是甚麼呢？

承辦商提出的價格越低，越容易中標，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無須多說，為迎合政府這個"價低者得"的要求，這些投標者或外判商，自然用盡所有手段來降低成本，最容易的做法就是壓低工資、扣減人手和增加工時等。政府的外判，不單是外判了工作，更外判了責任，將保障僱傭權益的責任都外判給外判商自行承擔。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在上半年走訪了全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場地，訪問了百多二百位外判保安員和清潔員。

最離譜的是，超過九成外判商沒有為工友提供有薪用膳時間，而這是我們一直以來爭取的。由此可見，政府外判承辦商大力壓榨勞工以降低成本。

不過，很諷刺的是，政府的外判工處境剛剛相反，工資低、福利差、時間長，這不是諷刺是甚麼呢？現在政府直接聘用的清潔工友月薪大約12,000元。不過，外判員工的工資是多少呢？

同工竟然不同酬。歸根究底，政府必須改變外判"價低者得"的原則，充分考慮勞工的基本權利。

其實讓外判商剝削勞工，變相令人覺得是政府帶頭剝削這群勞動工友。主席，我知道政府一定會狡辯說有監督承辦商，確保他們不會無理剝削員工，又會強調《僱傭條例》裏面有很多保障。但是，大家知道這種說法是騙人的，因為大家也知道《僱傭條例》只不過是保障最基本的勞工權益。事實上，不單外判工友受到保障，全港"打工仔"都受到保障，即說了等於沒說。你將這個責任推給《僱傭條例》是沒有意思的，因為我們知道由政府外判的工作予人的感覺政府是背後的老闆，政府為何可以這樣卸責呢？反過來說，大家都明白，政府責無旁貸，應該直接關注和保障員工應有的權利，不應該讓外判商在中間剝削這群僱員。同時，主席，政府經常說有監管，所謂的監管只不過是批出文件或發指引給僱主。但是，大家也知道，僱主犯不着違反這些所謂指引和法例，因為這些對他來說沒有甚麼特別大傷害。

大家知道，很多時外判商知道甚麼時候會點人數，所以，點算人數的時候會湊夠人數，點算後一定沒有足夠人數，不夠人數又怎樣呢？

食環署或康文署判出最多外判工作，他們有否留心、關心或關注這些外判員工如何受到外判商的剝削呢？

此外，政府不斷提出，外判服務設有扣分制度，請大家不用擔心，但我們認為扣分制度只是"無牙老虎"，因為被扣分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被勞工處判定犯事，但正如我剛才所說，勞工處如何才會判定僱主犯事呢？便是觸犯《僱傭條例》，不是犯剝削條例，我們沒有剝削條例，所以這些外判商很少因為違規而被扣分，這是一個問題。

最後，我想指出，我認為政府必須縮窄現時的外判範圍和規模，並且以保障工人的合理生活水平為原則。同時，現時政府有很多外判工作，有時會停止外判或聘請一些政府合約員工，但我們認為這個做法是有問題的，最好的做法是以長期聘用方式聘請僱員，但長期聘用之中，希望政府能夠優先聘請一些外判員工或合約員工，讓他們有機會繼續工作，因為這些員工一直為我們服務，他們有經驗，為免浪費他們......

但是，政府同時透過T合約聘請很多人，所說的數目是數以千計。

相比下，公務員編制內的IT人員只有951個。此外，非公務員合約制的IT僱員是440個。大家看到這個數目已感驚人，有哪個機構的外判員工會較本身的合約僱員或直接僱員多呢？況且，這些真的並非一些基層如清潔員工，其實俱是專業人員，這對政府內部的某些系統開發工作的安全性等各方面的影響有多大，大家可想而知。那些中介公司合約的問題何在呢？

營辦商是很好做的，聽說不少也是由退休政府人員經營，因為他們很熟悉相關系統。他們坐着推推文件便可以發達，這真的是優質老闆的工作。

10.6年是甚麼短期需要呢？

實際上，是否為了省錢呢？

第二，這樣對行業有影響、對這群同事不公平對待，令他們同工不同酬。這些做法，多年來一直持續。創新及科技局成立後，本來它其中一項工作是壯大科技人才庫，但至今我仍未看到有任何動作，真正落實這件事。

政府至今實際上未有制訂任何長遠的資訊科技人力資源策略，以及相應的培訓人才策略。有關STEM的教育改革，其實只是每間學校撥款20萬元。多年來我要求政府牽頭改善外判，特別是T合約的問題，政府基本上沒有回應，但實際行動便是最誠實的，這些職位的聘請人數續見增加。如果政府真的要吸引人才入行，請它牽頭尊重IT人才，對行業生態發揮一些正面的作用，而不是負面作用。過去，我跟進這件事，向公務員事務局查詢，它將我"踢"到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所以，我的建議是減少政府的外判合約員工、進行全面的政府資訊科技人力資源策略的檢討、建立長期T合約員工過渡到直接聘用的機制、分階段減少外判的IT職位，以及按照未來各個部門推動的項目，增加公務員編制下的IT員工的招聘。我想在餘下的時間，回應一下數位議員提出有關"價低者得"的問題。

因為公務員不會自己完成一個項目，便說是某間外判公司做得差。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支持我的修正案。

主席，在政府林林總總的聘用形式中，政府服務外判下受聘的僱員是遭剝削最深的一群。他們一些基本的僱員權益，例如工時、年假、年資，以至遣散費，也可以因《僱傭條例》的漏洞而遭外判商剝奪。儘管近年政府聘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有所減少，但服務外判的情況並沒有明顯改善。單是房屋署，近年服務外判員工的數目年均便超過3萬人。政府實行服務外判已近20年，衍生的問題已很清楚。去年11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回應本會議員查詢時提交的資料文件顯示，在過去3年，每年也有數十宗外判員工求助個案。在以外判形式聘用服務的政府部門中，食物環境衞生署是外判剝削員工的重災區，每年都有10多宗要求勞工處協助的個案，涉及欠薪、裁員、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等。外判員工要尋求勞工處協助，很多時候也是員工迫不得已的最後一步，更多的情況是，外判商利用法律和合約的灰色地帶剝削員工，員工要啞忍求存。我亦曾處理一些外判清潔工的求助個案，主要涉及外判商提供的清潔用具殘破、保護裝備不足，令工友的工作諸多不便，更危及工作安全。面對這些苦況，大多數的工友也不會冒着失去工作的風險尋求勞工處協助。在2015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公共圖書館因外判商泰匯亞洲有限公司突然停業，拖欠員工薪酬，多達420名僱員受影響，但政府卻拒絕承擔責任。最後，受影響的僱員只能夠向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索償。政府與外判僱員完全切割的做法，當時已遭社會廣泛批評。主席，香港的建造業以外判聘用方式運作由來已久，當判頭公司倒閉或拖欠員工薪金時，主要承辦商都要承擔相關責任，發回欠薪予受影響的員工。香港政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但對其外判服務的受聘員工卻拒絕承擔任何責任，做法之涼薄較建造業的承辦商更不如。在今天的議案辯論中，不同黨派的議員均提出修正案。我認同一切改善外判服務員工權益的主張，但有一點我必須指出，政府是外判服務的最終僱主，不能對受聘外判服務員工的權益置身事外，特別是當外判商違反《僱傭條例》，僱員的法定權益受到侵害時，政府不能拒絕承擔責任。主席，作為勞工界的代表，我不得不提出工時的問題。現時，外判商與僱員簽訂的標準僱傭合約，規定超時工資水平只要達到時薪100%便可，這樣的規定變相鼓勵僱主強迫僱員長工時工作，同時亦證明了標準工時委員會上月向政府提交的報告，建議以合約工時解決香港僱員工時過長的問題，完全不切實際。勞工界不接受報告的建議是有理有據的。標準工時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基層僱員工作時數不會過長，政府作為全港最大僱主，特別是在聘用基層勞工的外聘服務方面，政府應起帶頭作用，在標準僱傭合約內規定標準工時每周44小時和超時工作必須以1.5倍工資率作補償，以保障基層僱員的權益。主席，不少議員也提出外判服務的僱員工資水平應高於法定最低工資，現時最低工資調整機制的一大缺陷是每兩年才檢討一次，嚴重滯後於生活水平。為了保障基層工友的生活，在每年檢討最低工資的機制未實行前，政府應在外判服務標準合約中規定每年調整僱員工資。主席，最後我必須指出有關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問題，兩者均涉及僱員服務年資，但當外判合約期滿後轉換另一合約承辦商接辦服務時，外判工人的年資往往要在新合約中重新計算。在某些個案中，承辦商利用不同手法，例如調派僱員到偏遠地區工作，令其自動辭職，以逃避支付遣散費。政府不能漠視外判工人年資不被承認的問題。標準僱傭合約應要求接辦的承辦商，必須承認員工在上一服務合約的年資，以及堵塞承辦商可以任意調派僱員跨區工作的漏洞，以保障外判工友的權益。主席，我謹此陳辭。

因此，這種一條龍服務是政府一手造成的，亦是署理局長或其前任一直以來造成的。老實說，我也要指責那些"英國佬"，因為在1980年代有一位名叫戴卓爾的人，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要削減官僚制度，提高成本效益，遂推出了外判制度。

事實上，我們一直要求建築商取消外判安排，要直接僱用工人，確保所有承建商不能逃避責任，尤其是現時取得數百億元工程，一同來"搵食"的華資、中資、中國建築等這類"食大茶飯的大鱷"。可是，政府沒有這樣做，反而牽頭成為元兇，將外判制度用作政府推卻責任最美麗的藉口和方法。

每一屆政府都滿口仁義道德，我肯定稍後5位特首參選人也只會說一些無關痛癢的話，但我希望下屆政府，不論由誰領導，最重要是取消外判制度，讓所有基層勞工得到稍為公平的對待，這目標應由政府做起，政府不應帶頭做壞榜樣，剝削員工。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感謝陸頌雄議員提出今次的議案辯論，以及5位議員，包括何俊賢議員、梁耀忠議員、莫乃光議員、潘兆平議員及郭家麒議員提出修正案。首先，我會扼要說明政府所制訂的標準僱傭合約，以保障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所聘用的非技術工人，以及勞工處在維護這些工人的法定僱傭權益所採取的措施。為保障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所聘用的非技術工人，政府自2005年4月起，強制所有服務合約承辦商必須與其聘用的非技術工人簽訂標準僱傭合約，以清楚列明他們的聘用條件，例如每月工資、工作時間及用膳時間、超時工作的工資率等，目的是規範承辦商與其非技術工人之間的聘用條件，以確保僱員的僱傭權益受到保障。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亦必須遵守所有適用於香港的法例，包括《僱傭條例》、《最低工資條例》、《僱員補償條例》，以及《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等與僱員權益有關的法例。我舉兩個例子。第一，合約承辦商所聘用的非技術工人的工資，必須不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第二，依時支付員工的僱傭權益，是所有僱主不可推卸的法定責任，包括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為加強對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的監察，勞工處派遣勞工督察主動突擊巡查工作場所和單獨面見承辦商聘用的工人，以及查核僱傭紀錄，以監察承辦商有否遵從勞工法例和標準僱傭合約的規定。勞工督察亦會藉此教育僱員認識勞工法例及標準僱傭合約對他們的保障。若勞資雙方於受僱期間，或外判服務合約屆滿時出現勞資糾紛，例如就僱員的法定權益及遣散費等離職補償存有爭議，勞工處會提供調停服務。如經調停後雙方未能達成和解，僱員有權將個案交予勞資審裁處或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仲裁。在調停過程中，若發現僱主涉嫌違反《僱傭條例》，勞工處一定會跟進調查。勞工處亦一直十分重視職業安全及健康，致力透過巡查執法、宣傳推廣及教育培訓減低工作地點的危害，以保障在職人士，包括服務合約承辦商的僱員的職業安全及健康。若發現承辦商違反《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規定，勞工處一定會徹查，如果有足夠的證據，會向僱主提出檢控。如其他僱員一樣，承辦商的員工享有《僱傭條例》及其他勞工法例的保障。勞工處亦設立了投訴熱線2815,2200，任何懷疑自己僱傭權益受損的承辦商僱員，可致電勞工處作出投訴，處方必定會盡快積極跟進。代理主席，就陸頌雄議員今天所提出的議案中，有關保障政府服務合約承辦商所聘用的非技術工人的標準僱傭合約，以及他們的法定僱傭權益，我謹此陳辭。在聆聽各位議員就這方面的意見後，我會作進一步回應。

代理主席，我原本打算在開始時先向主席說聲"不好意思"，因為剛才我將這幅大型照片放在椅子上，主席可能認為我不夠莊重，破壞議會的形象，所以叫我把它收起來。這幅大型照片其實是我向藝術家借回來的，他們剛完成了一個名為"勞力是"的視覺藝術展。"勞力是"並非名牌手錶，而是指"勞力是甚麼"的"勞力是"。它是由樂施會與失焦工作室合辦的一個關於"窮得只剩份工"的視覺藝術展，於2017年1月10日至27日展出，展期現已完結。我認為很多議員同事應該很忙，未必看過這個展覽，所以我特地向他們借來兩張照片，放在會議廳作"人肉展覽板"。"勞力是"講述基層勞工的辛酸和背後的不公平制度，例如外判工、清潔工、合約工、長散工、速遞、保安。

只要站在回收店門外15分鐘，經常也會看到十名八名長者或婦女推着一車車的紙皮前來回收。

欠缺全民退休保障，別說儲錢積穀防飢，就連每個月的基本生活也支持不了。代理主席，這幅照片展示的就是一名即使努力工作，但仍生活得很艱難的外判清潔工。

這就是外判合約，不知道大家知否何謂"外判合約"？"本公司以合約方式外判清潔工作給予承包人，承接本公司()之清潔工作，工作範圍，每日清潔大廈內之電梯、走廊、大堂、樓梯、公共地方及清理垃圾，以及每月清理一樓平台之垃圾為一至兩次。有關清潔工作之責任保險、清潔工人之勞工保險、強積金、假期、醫療等等，自行處理，與本公司()無關，責任自負。如雙方要提前解約，最少要15天前通知，如不足15天通知，要作出賠償。如本公司()對承包人，不滿意或錯誤可即時終止合約，無須作出賠償。雙方在此聲明，本公司()與承包人不存在僱主與僱員的關係。"局長剛才是否提到香港有標準僱傭合約？原來標準僱傭合約主要參考《僱傭條例》，屬於法例最低標準。政府的外判工作由公帑支付費用，沒理由僅僅合法而不合理。外判的真名叫作"在職貧窮"或"專門製造在職貧窮"。現時政府的外判工作在招標、監察、懲處方面均有不足，以致出現很多不同的問題。我相信很多議員同事均會發現這些問題主要關乎工資水平低或外判扣分制度有名無實的情況。剛才亦有同事提到政府直接聘用的員工屬二級工人，月薪12,700元，而在外判後，相同工種的工資下跌至8,060元，蒸發了57.6%，這就是外判工的實況。我很想邀請官員與我們一同探訪外判工，甚至當一天清潔工人，他們便會知道實情。然後當他們回到這個窗明几淨的議會內與我們重新討論或辯論時，我相信效果會截然不同，所提出的建議或許會"貼地"得多。

代理主席，你知否在立法會大樓內的外判清潔工人的待遇如何？

我不知道立法會會否直接聘用清潔工人，但或許我們也應停止外判或做點事令清潔工人有多點尊嚴。我支持盡快全面檢討政府的外判制度及有關修正案。

代理主席，外判服務在公私營機構中非常普遍，主要是為了減省成本，利用有限的資源，以獲得更專業及快速的服務。外判制度已貫穿了香港各行各業。政府希望透過外判，讓政府部門與外間的私營服務供應商簽訂服務合約，從而達致"多快醒，創造好環境"的目的。實際上，政府認為外判模式能配合其"大市場，小政府"的政策，利用自由市場的運作模式提供更佳服務，提高成本效益和效率，達致小政府、高效率的經濟和財政目標。政府更希望透過外判，為私營機構帶來商機和就業機會。代理主席，我們肯定外判制度的存在價值，但我今天必須指出，外判制度在過去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為人詬病。我們需要及時作出檢討，堵塞外判制度的漏洞，完善外判制度。我們認為，外判制度最大的問題是政府未能有效監管私人機構提供的服務，無法保證服務質量。我想以房屋署為例，點出各個問題。房署在2000年已把大部分維修工作外判，維修管理問題因外判惹來不少批評，而問題一直無法解決，更被傳媒多次揭發。我舉一個例子，有公屋居民投訴室內喉管滲漏及天花板剝落的問題長達3年多，最後問題如何解決呢？最後要透過申訴專員公署的協助才能見到曙光。

就是事實勝於雄辯。造成服務質素差劣的主要原因，我認為是"價低者得"的招標機制。僱員工資過低，外判合約利潤低，承辦商自然會將貨就價，引致前線人手不足，服務質素下降。因此，民建聯多次要求政府摒棄"價低者得"的招標方式，改為引入以質素為本的招標機制。政府應該調整質素和價格所佔的得分比例，確保質素評分所佔比例不能少於50%。其實，外判服務質素差劣，政府部門監管不力，我認為政府責無旁貸。關於屋邨清潔、管理和維修的問題，在我們日常處理有關工作時，我們經常強調房署有權力、有責任監管屋邨的管理公司。可是，事實擺在眼前，很多事情始終隔了一層，管理公司不行動，房署也沒有辦法。我想指出，政府必須改變心態，外判服務不等於外判責任；我想重申，外判服務不等於外判責任。管理公司做得不好，房署應該徹底跟進，不可以依賴外判公司表現的評分機制來處理日常的監管問題。如果到今天政府仍然不認真面對問題，只袖手旁觀，不作處理，最後漏洞無法堵塞，卸責的問題只會一直延續，監管工作亦不到位。另一個大家很關心的問題，就是基層外判工人的權益得不到保障。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葉兆輝教授曾經指出，現時政府非外判二級工人的月薪是12,000元，但同一工種的外判工的月薪則只有約7,000元至8,000元，工資水平相差三成至四成，可見外判制度令基層工人受到多大壓榨。政府自2016年7月1日起實施新的招標評審準則，若合約涉及僱用大量非技術工人，便必須考慮相關工人的薪酬水平；換言之，薪酬越高，評分亦會越高。可是，有清潔商會告訴我，這個制度只流於空談，因為薪酬部分的評分在整份標書中所佔的評分比例相當低；相反，投標價的評分則佔七成。如果外判商給予員工較高薪酬，必然會令投標價上升，因而失分。因此，在價低者得的原則下，根本無法令投標者改變。所以，我們促請政府調整評分比例，因為現行的新準則有等於無。工聯會最近在記者招待會上提出了一宗案例，有無良僱主要求員工簽署自願離職文件，工會介入協助後，該名僱主才願意支付遣散費。

代理主席，這些問題一直無法解決，現時政府又做了些甚麼，可以顯示它會認真面對外判衍生的後果呢？代理主席，我希望政府真的會檢討現行制度，否則外判工人只會不斷被外判商欺壓。我們力促政府考慮增加條款，凡有類似欺騙成分，便應嚴懲。代理主席，說到底，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及時進行檢討，完善外判制度，讓市民獲得優質的公共服務，使外判工人的權益獲得保障。我謹此陳辭，希望政府可以接納我們的意見。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政府的服務外判制度是政府部門提供公共服務的其中一種方式，其好處在於善用私營機構的經驗和專業，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減少政府恆常的財政負擔。過去也有意見認為，外判服務可以制衡政府一些部門"鐵飯碗"的觀念。目前，香港政府透過外判聘請的員工估計有5萬多人，主要部門包括食物環境衞生署、政府產業署、房屋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據估計，如果政府改以公務員合約聘請上述員工，工資成本將大幅增加30%以上，但成本增加不等於服務水平因而有所提升。透過外判制度善用社會資源，是一個可行的做法。現時的問題在於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委託方，亦是制訂政策的機構和評估成效的監察者，如果未能有效監管外判服務承辦商的運作及其僱員的待遇，將會令無議價能力的基層工人受到無理剝削而產生怨氣，他們提供的市政服務亦因此變得不穩定，尤其是一些市民日常所接觸的服務，例如街道清潔和屋邨管理等。對於水平不穩定的服務，市民當然不接受，政府作為服務的委託方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不改善這個問題，肯定會影響政府的管治威信。代理主席，有議員認為政府以"價低者得"的原則進行招標有問題，令外判服務承辦商"將貨就價"而招來惡果。但是，我認為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政府的監管理念。

根據勞工處的資料，在2013年至2016年10月期間，政府的外判服務承辦商因違反《僱傭條例》的規定而被定罪的傳票有兩宗。表面上，兩宗這個數字看似不多，但大家試想一下，在政府如此龐大的外判業務支持下及專職的系統監管下，仍然有人漠視勞工的權益而違法，情況不能說不嚴重，亦不可掉以輕心。我認為在有必要時，政府可考慮加重相關罰則，以起阻嚇作用。除了加重罰則外，政府亦須完善現有的工作指引，加強巡查和定期對承辦商進行客觀評核，嚴格執行外判服務扣分制度，並嚴懲違反勞工法例或安全規定的承辦商，而不是接獲投訴後才處理及跟進。在監管方面，政府亦可考慮引入地區人士的參與，包括區議會及分區委員會，他們的參與將能更客觀地監察外判服務的成效。在招標的做法方面，政府也應研究進一步收緊扣分制度，並改善標準僱傭合約，設法杜絕承辦商剝削僱員權益，以保障基層員工。政府也可以考慮把部分外判服務合約優先批予非政府組織的社會企業，既可支持社會企業，亦可引入競爭，探討外判服務社企化的可能性，也可以為外判服務開創新路向。為鼓勵承辦商善待員工，政府可考慮引入"服務優良獎勵計劃"，直接向表現卓越的承辦商及前線工作人員發放獎狀和獎金，以鼓勵其工作成效。同時，勞工處可考慮設立熱線，供外判服務的前線員工查詢及投訴。在提升透明度方面，政府可透過效率促進組再進行調查，收集更多資料，作為日後評核有關外判合約的數據。這些數據也應該上載至相關政府部門的網站，供公眾查閱。代理主席，外判服務制度在資本主義社會行之有效，不應被全盤否定，如果把它說成是導致貧富懸殊的元兇，我認為沒有人會支持這種說法。我們可以就外判服務制度所導致的問題進行修正及檢討，並用作選擇合適的承辦商和項目。如果"一刀切"改以公務員合約制取代現有的外判安排，我對此有所保留，因為此舉只會對政府的財政造成更大負擔，卻無助提升效率及服務水平。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外判制度一般指機構將某些工序判予其他私營機構負責，以便更靈活及有效地運用資源。外國大企業於1970年代至1980年代開始流行把工作外判，當時英國的執政保守黨亦傾向將工作外判，以增加政府部門的成本效益。香港亦跟隨有關步伐，逐步引入這種制度，如房屋署在1987年開始透過外判讓私人企業提供清潔、維修等服務。至1990年代，為配合政府的"大市場、小政府"政策，外判服務才開始大行其道。然而，對於議案中將在職貧窮和貧富懸殊的問題歸咎於外判制度，包括認為服務外判令僱員薪酬和權益受壓榨剝削等，自由黨絕不贊同，並認為有關看法是危險的。首先，我們不認同任何剝削勞工的行為，亦強調僱主必須合理保障僱員的權益。對於在外判制度下有個別外判商忽略員工的待遇，損害外判工人的權益，自由黨深表遺憾。事實上，我們不否定在現時的制度下，有僱主存心利用相關漏洞剝削勞工。不過，如將個別個案無限放大，以致推斷外判服務一無可取，則未免過於以偏概全。同樣道理，如以為外判制度下僱員均面對"工資低、福利少、職業保障欠奉"等困境，亦是將問題看得過於表面和偏頗。須知道，政府的外判服務合約訂明承辦商必須遵守《僱傭條例》、《僱員補償條例》和《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等相關規定。但自2011年5月起，當局亦規定外判服務合約下的僱員亦受到《最低工資條例》的保障，享有不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工資。因此，議案中對外判服務下僱員的描述，未免有點不盡不實。因此，議案中建議審視並改善標準僱傭合約，以杜絕外判服務承辦商剝削僱員權益，自由黨認為兩者不存在直接關係。現時個別外判員工受到剝削，只是個別服務承辦商違反規定所引致的後果。早於2006年，自由黨已指出政府部門既然負責審批與外間服務供應商的合約安排，就必須妥善履行監管的責任，包括監管服務合約的履行情況、服務質素和外判員工的勞工及職安權益等，以確保外判工人受到合理保障，亦避免外判制度因個別外判商的不當行為而蒙上污點，影響整體的效果。可惜當局多年來監管乏力，社會普遍對外判服務能夠有效保障員工的權益失去信心。因此，我們認為當局必須加強監察的力度，避免衍生的問題越演越烈。除此之外，對於議案中要求縮窄服務外判的範疇和規模，並改以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僱員擔任有長期服務需求的工作崗位，自由黨亦不贊成。事實上，當初推行外判服務制度是為了更有效地運用資源，節省公帑並改善服務質素和效率。如現時舊調重彈，無疑是自打嘴巴，還原基本步。況且，各個部門的運作情況和資源也不盡相同，如硬性落實有關規定，將嚴重影響部門的靈活及自主性，亦令制度出現僵化，所謂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此外，對於議案中鼓勵甚至要求投標者提出高於法定最低工資，或按有關行業的工資中位數訂定僱員的工資水平，自由黨認為有關建議罔顧現實，流於不設實際。現時外圍經濟環境嚴峻，本港經濟充滿暗湧，最低工資水平已一加再加。如在此時再要求比最低工資更高的水平，作為聘請員工的基礎，對於一些屬於中小企的服務外判商而言，情況只會雪上加霜，更有可能影響基層僱員的就業機會。值得注意的是，自2004年實行至今的扣分制度，對違法的外判商並沒有任何阻嚇作用，亦令有關問題升溫。現時的扣分制度未有對違反《僱傭條例》的承辦商作出適當懲處，因此承辦商可以鑽空子剝削勞工的權利。與此同時，現行機制亦未有將承辦商曾被勞資審裁處判決敗訴的個案，作為承辦商競投標書的參考資料之一。自由黨認為這變相縱容承辦商持續違法，剝削勞工權益。有見及此，我們認為當局應完善扣分制度，加入更多扣分項目，包括對違反《僱傭條例》及其他合約條款，如用膳時間、強迫於休息日及勞工假期工作、以薪酬代替勞工假期、沒有開設強積金戶口、完約後不支付遣散費等作出制裁。同時，加入勞資審裁處敗訴的個案，作為投標的參考，以加強對外判承辦商的監管，進一步保障勞工權益。最後，自由黨必須指出，外判制度並非洪水猛獸，只要當局對制度作出適當調整，包括不以"價低者得"作為招標的主要考慮因素、完善扣分制度及加強監管，有關制度仍然行之有效。

今天我的同事陸頌雄議員提出要求政府全面檢討外判制度的議案，當然是因為陸頌雄議員十分關心基層工友的工作環境和權益。

現在出現的情況是應該花的沒有花，一些恆常的工作崗位竟然招標外判。外判後，我們發現有層層剝削和壓榨的情況，但政府竟然仍不願意取消外判制度的安排，實在有點過分。事實上，現時私人市場不停透過外判來壓縮經營成本，是為了追求無止境的盈利。但是，特區政府並非要賺錢，並非要謀利，我們要保持社會公義和公正。所以，資源應用則用。主席，早在1997年之前，政府已經將服務外判；近年變本加厲，外判越來越多。政府部門不斷將公營服務外判，除了剛才同事所說的清潔、保安、維修等服務外，甚至連文書工作也開始外判，好像不外判便不舒服，不外判便不安樂般。政府經常說要節省資源。倒過來說，若不外判，而是在公務員架構內管理有關服務的話，是否就會浪費資源呢？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因為在整個政府運作架構內，政府累積了這麼多經驗，為甚麼不可以自己管理？再者，外面的管理令有關員工透不過氣，須面對最惡劣的工作環境。2012年，政府外判合約共有6,000多份，較2002年增加超過三成，而截至2014年年底，單是房屋署、食物環境衞生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外判服務員工便數以萬計。實行外判制度的時間長，涉及人數龐大，但不見得政策完善。外判公共服務引發的問題有增無減，其中最為人詬病的是，政府作為全港最大僱主，竟然對外判制度樂此不疲，帶頭剝削基層工友的權益。與政府非公務員合約員工一樣，外判員工是"N無"人士，包括無晉升、無福利、無加薪、無保障、無前途，甚至連他們連續獲得聘用的年期都不能計作年資。主席，政府外判服務涉及不同私營機構和承辦商，他們的質素良莠不齊，過去有不少承辦商被揭發罔顧合約要求，以不正當和不道德的手法剝削工人的權益。以外判清潔工為例，現時有不少清潔工僅賺取最低工資的薪酬，政府部門沒有為他們提供合適的休息間、更衣室或用膳的地方，不少承辦商亦沒有安排指定的小休時間，甚至連基本的防護裝備亦沒有提供，導致他們因為工作而受傷和勞損的個案持續增加。主席，現在坊間人人都說要"貼地"，究竟我們的政府是否"貼地"呢？

他們有否關心外判工人的職安健？有否關心他們工資偏低、同工不同酬的苦況？他們每月只領取滯後的工資，追不上物價增幅，難似養家，大家又是否知道呢？在一些實行外判制度的國家，例如美國，除了聯邦政府和各州份的最低工資之外，聯邦政府亦有專為建造工程和服務合約的工人而設的另一項最低工資政策，有關工資水平明顯高於聯邦最低工資和大部分州份的最低工資，我們的特區政府會否參考這個做法呢？主席，過去政府一直強調，外判服務不等於外判責任。但是，我曾處理的一些外判個案赤裸裸地顯示，政府想"卸膊"，連責任也外判。我舉一個例子，2015年，圖書館的外判商倒閉，康文署轄下圖書館的許多外判員工突然失業，500多名工友被拖欠工資，多達33間圖書館受影響，情況令人關注。這些已捲逃的外判商與政府簽訂了外判合約，而據我們的理解，合約裏有一項保證金，即外判商已交付了押金，但原來這押金只會用來賠償政府的損失，竟然分毫不會用來補償給員工，亦不能夠用來取代勞工權益，這是政府的疏懶。事實上，政府訂立合約時，應該一併保障這些外判員工的權益，才算是盡責，否則便等於"卸膊"。主席，說到這裏，究竟在這次辯論結束後，當局會否深入探討和反思外判服務的弊端，以及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呢？麻木地把服務合約化和外判化，只會進一步令基層工友覺得政府對他們漠不關心，沒有提供協助，沒有伸出應有的援手，試問他們又怎會對我們的政府有信心呢？請我們的特區政府盡快取消外判制度，多謝主席。